我是今天早上第一個就鄭松泰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發言的議員。我特別留言議案的措辭，主要是針對紅磡站新月台進行的建造工程被指稱不合規格一事，以及其他的相關事項。

由5月30日傳媒開始報道至今，整條沙中線不斷出現事故。如果再要推前一點，就是今年3月紅磡隧道出現的鋼筋接駁問題。

潘先生特別指出，他所作的口供全部都沒有記載在報告之中。

據他理解，剪鋼筋的機器不是普通機器，工人還要特別將機器搬出來，以加快剪鋼筋的速度。

主席，你可能也有留意到，沙中線與高鐵的工程有一個類似的地方，兩者都是以委託協議的模式進行。

我不禁要問，為甚麼政府可以預知損失不會超過79億元？

我想知道，究竟特區政府有沒有跟港鐵公司議價？

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真的不行。

主席，當時法官夏正民已經指出，港鐵公司內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專家小組翻閱了港鐵公司提交的兩份報告。該兩份報告是港鐵內部的獨立董事撰寫，跟這次要求的安排不同。

我覺得最精彩的是，第3.24段早已說出："港鐵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載述事例，顯示個別身居要職者原應就其所知有關高鐵香港段項目的重大延誤進言，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究其原因，部分可能是由於港鐵公司的內部文化，不鼓勵在問題尚未找到解決辦法前，把壞消息上報，部分則可能是項目管理團隊在沒有事實支持下，對項目抱樂觀態度。無論屬何情況，溝通失效令港鐵公司和政府高層看不見工程延誤的真正嚴重程度。

紅磡站出事，充分反映在委託協議內，有沒有一些條款令香港特區政府不能好好監察港鐵公司，亦令港鐵公司要在大氣電波向禮頓建築有限公司這一類公司作公開呼籲，要求它公開交代，連大判都拿它沒辦法。這些合約問題，如果局長有時間，可以看看專家小組報告，裏面都有提出。

雖然並無證據顯示匯報失實，但有證據顯示下列"一大堆的問題。

主席，主要原因是，專家小組並非一個有法定權力，可傳召證人、搜證或要求證人交出文件及相關資料的專責小組或調查委員會。但是，如果立法會願意援引《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正如我剛才所說，調查範圍我們可以自行決定，而我們絕對有能力、有智慧，無論是建制或泛民，大家可以合作訂出一個調查範圍，不會架床疊屋。

時間越拖得久，證據便越危險，而人的記憶，亦會隨時間而改變，甚至消失。

各位香港市民，數天後的星期日就是七一，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1周年的日子，特首林鄭月娥邀請各司局長拍片或交功課來炫耀政績。我不知道陳帆局長會如何交代沙中線的工程問題。

民陣把今年七一遊行的主題設定為"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香港市民只要看看沙中線工程所涉及的隱瞞、失誤，以及施工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便知道絕對有需要參加七一遊行。"香港淪陷"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香港嚴重"大陸化"，以往只會在大陸看到的"豆腐渣"工程和高官隱瞞包庇的情況，現已在香港出現。

它說的被剪短鋼筋數目，更是一個大謊言，最初說只有5支鋼筋被剪短，但翌日便立即承認其實不止此數，最近又有消息指可能高達5,000支，是港鐵公司所公布數字的1,000倍。

新民主同盟認為，事件揭示香港大型基建工程的監督制度存在嚴重漏洞。事件發展至今，港鐵公司多次前言不對後語，完全無法清楚交代細節，避重就輕，召開記者招待會只是嘗試蒙混過關。政府只是不斷等待港鐵公司提交報告，完全失職，無法監督港鐵公司的工作，沒有盡其職責。

在今次醜聞中，紅磡站工程的其中一個分判商中科興業有限公司，一直是揭發事件的關鍵，被視為"whistle-blower"。然而，中科最近發表聲明表示，路政署仍未就與其會面提出時間表，又指中科本月應港鐵公司邀請與禮頓建築有限公司的代表會面並作供，但卻被禮頓代表不斷以超越暫免保密協議條款為由打斷作供。中科質疑港鐵公司和禮頓事後是否私下在報告中"夾口供"，以得出禮頓強烈否認中科指控的說法，更把中科所有證供從報告中刪除。"服務經營權"模式理論上設有多重監察機制。

在美其名的多重監察機制下，政府委託並監督港鐵公司統籌工程，港鐵公司再監督承建商，政府更會聘請第三方獨立顧問協助監察工程。但是，早前高鐵工程超支延誤的醜聞，已彰彰甚明地揭示路政署的政府官員只是盲目聽從港鐵公司工程部門的說法，沒有能力和專業判斷提出質疑或就出錯及涉嫌隱瞞的情況作出適切跟進。今次沙中線紅磡站工程失當，也發生了差不多一模一樣的情況。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醜聞爆出之初，形容港鐵公司和承建商的補救措施是"非常負責任"，並無問題，這是陳局長親口說的。當醜聞被第四權和揭發事件的人士越揭越多，陳局長才如夢初醒地以較強硬的態度要求港鐵公司提交報告。

陳淑莊議員剛才也提到，中科的老闆潘焯鴻昨晚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如果立法會傳召他交代事件，披露更多細節以查明真相，他會出席，但他希望在有《立法會條例》保障的情況下作供。所以，今天的議案絕對重要和有意義，而非副局長昨天所說的架床疊屋。

立法會有需要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就此進行調查，才能查明真相。事實上，港鐵公司並非第一次隱瞞工程失誤，這甚至已成為常態，成為其"職責"。早前，西港島線西營盤站的地質問題在通車前半年才知會公眾。沙中線土瓜灣站地盤早年發現大型的宋元文化遺址一事，亦是由傳媒率先披露。高鐵香港段工程超支延誤的情況更不在話下，香港人記憶猶新。

故此，政府和港鐵公司管理層在沙中線和連串鐵路工程的失誤中，絕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香港市民擔心，如果任由政府或港鐵公司牽頭調查，將無法觸及政府和港鐵公司管理層的責任問題。我不是說有人必須"人頭落地"，但若有關人士不汲取教訓、不承擔責任，這種失誤在未來的日子絕對有機會再次出現。政府和港鐵公司管理層根本未有在高鐵工程的超支延誤中汲取教訓。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在2014年獲港鐵公司委任統領調查高鐵工程的獨立董事委員會，結果調查報告"小罵大幫忙"，隱瞞港鐵公司管理層在高鐵工程超支延誤上的責任，卸責至當時已準備離職的行政總裁韋達誠和工程總監周大滄身上。

更重要的是，港鐵公司的調查委員會和政府專家小組的職權範圍，均沒有觸及港鐵公司董事局在高鐵工程延誤上的角色和責任，證明政府和港鐵公司沒有認真檢討高鐵工程超支延誤的種種原因。結果，我多次強調的"服務經營權"模式所衍生的種種監管問題，令工程監管不足，導致施工失當的醜聞再次發生。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立法會絕對不應任由政府和港鐵公司重蹈覆轍，必須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介入調查。

現時已知道10個車站中有3個出現問題，但這些絕對有機會只是冰山一角。會展站挖掘工程未有依照圖則安裝工字鐵支撐連續牆，工程亦涉及同一個承建商禮頓。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紅磡站的工程問題並非個別事件。我在此要特別批評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他的思維和作風非常惡劣。

他騎在人民頭上，賺香港人的錢，但作為項目管理人，當籌建的鐵路工程出現問題，涉及工程造假事件時，他和管理層均沒有盡早通報事件，更表明對承建商無能為力，至今仍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

因此，我支持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整條沙中線的工程問題。

香港人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主席，香港的鐵路服務無論在可靠度和安全性方面均屬全球首屈一指。香港的各類基建土木工程，除了某些項目出現超支及延誤的問題外，在安全和質量方面都一直給予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很大的信心。但是，香港鐵路沙田至中環線近月接連被揭部分工程不依規格及程序施工的事件，對香港這兩面金漆招牌造成一定的衝擊，甚至導致信心危機。在不足1個月內，港鐵沙中線先後有3個車站的多項工程被揭發涉及工程不依規格的問題，當中最先曝光，對市民信心及乘客安全影響最大的是紅磡站的月台擴建工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駐地盤的人員先後有5次在巡查時發現，有人將部分月台的鋼筋剪短，但大部分都沒有作詳細記錄，亦未有人向港鐵公司董事局匯報相關的事件。主席，公眾安全很重要，我們不應輕視。故此，港鐵公司委託獨立資深工程師就紅磡站月台進行負重測試是必須的。我希望有關的測試盡快有結果並讓大家知道，以便釋除公眾疑慮，保障市民安全。繼紅磡站後，土瓜灣站和會展站也出現問題。在土瓜灣站，有人違規削走一幅分隔牆的部分鋼筋，而港鐵公司監工人員發現後亦沒有上報。經過追查後，牆身再有多兩處位置被發現出現同一情況。雖然事件不涉結構安全問題，而港鐵公司亦對相關的涉事員工進行紀律調查，但類似的情況是不應發生的。此外，會展站亦出現工程不依規格的問題，包括在挖掘的工程中不知何故竟挖深了，用以支撐地洞牆身的橫向支架也不見了一層。雖然港鐵公司知悉事件後加以檢測，認為工地仍然安全，但當檢測進行而未有結果前，港鐵公司是否應採取審慎的做法，要求承建商即時停工？會展站其後再被揭發出畫錯圖則、裝錯鋼筋、灌錯混凝土等事件，港鐵公司在發現後已即時作出補救，沒有影響施工或安全。

不過，我也想告訴局長，我和很多市民聽到有關的答覆後同樣會問，負責付錢——而且付的不少錢——委託港鐵公司監督沙中線工程及身兼港鐵公司大股東的香港特區政府，對上述的事件為甚麼可以被蒙在鼓裏？就沙中線連串的工程事故，港鐵公司事後已展開內部調查，亦向港府提交了部分的資料和報告，可惜未能完全解答公眾所有的疑問。因此，我歡迎政府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具法定傳召權及誹謗豁免權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迅速委任曾經主持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超支事故調查的法官夏正民擔任沙中線調查委員會主席。獨立調查委員會除了徹查紅磡站月台工程的問題外，亦找出事實真相及責任誰屬，同時也會檢討港府和港鐵公司的工程監督制度及通報機制等。我期望政府盡快委任多一名具有相關工程知識和經驗的專業人士加入調查委員會，從而使調查能更具效率及更深入。除了獨立調查委員會，警方亦已就紅磡站月台剪短鋼筋事件展開刑事調查。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形容這是全方位的調查。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近日收到紅磡站月台工程總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的報告後，也強調有需要時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於情況嚴重時可以禁止有問題的承建商競投政府的工程。此外，港鐵公司董事局亦在日前決定，將全面檢討沙中線工程的管理程序，並會委聘獨立顧問公司協助進行有關檢討。這亦相當重要，因為沙中線的工程尚未完成，而香港未來亦有其他鐵路發展計劃，我相信港鐵公司或多或少也會參與其中，希望他們可以透過今次的事件汲取經驗和教訓，徹底改善工程管理及通報機制，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的鐵路服務。

然而，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法律及工程專家，警方有刑事調查專家，港鐵公司亦找了工程和管理專家協助，立法會是否應該考慮各有關的客觀情況，在檢視各有關調查情況及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後，再決定是否需要由其另行作出調查？因此，對於鄭松泰議員提出的議案，我和G6的其餘5位議員均不會支持。

主席，沙田至中環線的工程失誤連環爆，質量安全絕對不可以妥協。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中線的工程已經延誤，大圍至紅磡段要待明年年中才可以通車，紅磡至金鐘段大概要於2021年才通車。另一方面，沙中線每公里的工程成本一點也不便宜，17公里線路每一公里耗資51億元，現在交這樣的功課，大家也不可以接受。我最關心九龍西區的市民，住在九龍城、土瓜灣、紅磡一帶的居民由2013年開始等待沙中線，真的是等了又等。

局長，現在真的不可再拖延，希望可以盡快解決問題。

工程如期施工十分重要，但質量安全是重中之重，絕對不能妥協。就沙中線工程連番出現施工失誤，我十分贊成特首決定成立由法官率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展開一個完整、獨立及具公信力的調查。

主席，我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提出的議案，議案建議就沙田至中環線一系列工程問題的隱瞞情況，引用《立法會條例》作出調查。今次的事件，除了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及承建商要負責，政府的角色及責任明顯也非常大。

事隔兩年，政府有否作出反省？有否完善監察港鐵公司工程的機制呢？我當時也是這個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今天議會內數位民主派及建制派的議員當時也有參與這個專責委員會。

我不知道這次事件是否足夠重要，是否足夠嚴重。政府的角色方面，路政署每月透過3個委員會，監察港鐵公司的工作，檢討項目進度，並對項目的採購活動、招標後的成本控制、有關合約申索的處理進行監察。

制度看來似模似樣，但魔鬼在細節中。

究竟是制度問題，還是執行問題令政府掌握不到實情？

事件是否足夠嚴重，以致我們要引用《條例》成立有傳召能力的專責委員會去調查？雖然港鐵公司董事局內有政府官員代表，但究竟他們發揮到甚麼作用呢？陳帆局長在立法會表示，路政署和運輸及房屋局要從傳媒報道才得悉工程出現問題，顯示政府在整件事件上未盡監管角色。說得好聽一點，政府很被動，說得難聽一點，政府或是無能，或是有能而不做。我們絕對有原因、絕對有需要展開調查，以解答剛才提及的種種問題。

這絕對需要問責。

最近，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向政府提交報告，但政府表示暫時不會公開該報告。市民有知情權，傳媒亦有很多報道，即使政府不公布，亦有人"爆料"。

再者，如果交由政府調查，政府很可能像以往一樣用各種原因，不公開報告。

立法會有責任去履行監察政府的角色。雖然今天我們已經聽到部分建制派同事發言，但相信他們都會像以往一樣，再次否決引用《條例》調查事件的議案。

過往我們希望引用《條例》調查的事件包括梁振英的UGL事件；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不獲發牌；調查"貪湯"湯顯明事件；調查鉛水事件；以及調查選舉事務處遺失300多萬名選民的個人資料事件。上述事件建制派認為都不重要，不應引用《條例》展開調查，只需交給政府跟進。

建制派修改了《議事規則》後，立法會已經沒有甚麼權力，被矮化至只能配合政府的做法。

是做投票機器嗎？昨天晚上傳媒報道，中科興業有限公司的老闆潘焯鴻先生在電台訪問中表示，如果立法會根據《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他會出席會議，在獲《條例》授權的專責委員會會議上，他可以解釋得更加順暢。

我相信很多人想公開事件中的一些問題，但由於各種原因，包括不受法律保障，他們不方便這樣做。

不論怎樣，我希望市民看清楚香港現時的情況。我不想指有人包庇，但出現問題後，展開調查找出真相又有何大不了？稍後局長還會發言，很可能會呼籲議員不要支持成立專責委員會。

這對香港是否最好呢？

主席，我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我加入立法會多年，甚少就這些事項發言，因為我覺得這些是大是大非的事，但今次卻很奇怪。

局長不知道，因為他不是議員，不過我加入立法會10多年，清楚知道要維護立法機關的尊嚴。我們提出此議案正是要告訴大眾，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下，立法會的作用是監察政府運作。

正如莫議員剛才說，立法會是否用來配合政府？根據現時的制度，《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權力，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制衡政府，對政府的運作及做法提出質詢及意見，這是我們要做的，與政府本身怎樣做完全是兩回事。

作為立法會議員，我不認同我們不應該調查政府將會調查的事情。當然，我在此階段得到的資料也是道聽塗說，我把報章報道及其他專家的意見拼湊一起。雖然我完全不懂得工程的事——工程界的代表不在席——我也知道可能會有很大問題。問題不是誰人要問責下台如此簡單，此刻是否需要想出補救方法，令市民可以安心長遠使用公共設施？

這個專責委員會跟政府成立由法官領導的調查委員會不會相沖，我相信市民也不會認為我們浪費公帑或時間，因為這樣做，正正可讓市民安心。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鄭松泰議員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整件事。

我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的議案，以調查沙中線的工程失誤事件。

我在立法會的6年期間，參與過無數的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聽證會，清楚每個調查委員會也有其目的和功能。這次事件的確非常嚴重，涉及公眾安全，亦關乎管治失效。我看不到有何理由，立法會議員反對成立專責委員會。

由5月30日開始，不斷有報章報道二判、三判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說話，但市民大眾對整件事件的事實仍然很模糊。

在民事責任方面，港鐵公司與承建商，以及承建商與二判或三判會有工程合約和其他管理合約，他們可以根據這些合約進行民事索償和要求賠償等。

報道亦顯示，港鐵公司已經把一些從二判、三判或其他方面得到的資料交給廉政公署，廉署會研究在這事件中究竟有沒有人貪污瀆職。當然，可能會循不同方向進行刑事調查，涉及的罪行可以是製造虛假文件、不誠實使用電腦、貪污或行賄等。

政府方面，由法官夏正民主持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當然也有其權力和涵蓋範圍。

我再補充一下，除了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以及前法官夏正民的調查方向外，港鐵公司也應成立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甚麼？第一，馬時亨說，我們會向前看。主席，港鐵公司不能只向前看，還要看看究竟監管施工的程序出了甚麼問題。當然，港鐵公司可能沒有資源或足夠的獨立性進行調查，而應該聘請顧問工程師看看究竟港鐵公司在過往及現在進行監工時，或程序上出了甚麼問題，有甚麼地方可以改進，這是將來的問題。

港鐵公司亦可能要外聘另一位管理顧問，看看他們在內部監控方面出了甚麼問題。我希望如果港鐵公司會聘請顧問，會向立法會交代這兩份報告。那麼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可以做甚麼？

第一，我們要看看究竟特區政府對港鐵公司的監管，尤其是對這些如此重大工程的監管，在系統上出現甚麼問題。

第二，究竟在現階段有何修補方案。我們都說要調查誰疏忽或誰可能犯法，但是，其實現階段最急切的是修補方案，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亦有責任監督這個修補方案的擬定，以及如何實行。

現在說是25條，但可能是250條，甚至是25,000條，如果不知道有多少條鋼筋沒有扭進螺絲帽，又如何可以確定月台的安全程度？

絕不可能說現時繼續施工，當沒事發生，港鐵公司、法官、政府各有各調查。

是停工、暫緩工序，或是盡快找出錯誤的源頭？

我覺得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的目的只有兩個，很簡單。第一，政府對港鐵日常的監管出了甚麼問題，或對沙中線施工的監管在制度上、系統上出現甚麼問題？第二點，我們要監察有關方面提出的修補方案。當然我們不會進行刑事調查或民事調查，這對我們並沒有意思。到今天為止，局長說進行了測試，政府當局也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但究竟港鐵公司現正進行甚麼工程？

我說的是工程安全，關乎人命和財產。其他刑事責任及民事責任已是退一步的說法。

當然很多同事未必同意，即使泛民同事也未必同意我所提出的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但是，政府作為港鐵公司的最大股東，責無旁貸，而港鐵除了是一間上市公司外，亦是公營機構，所營運的集體運輸系統每天都有很多市民使用。當然，港鐵公司亦是一個國際品牌，我必須承認它是一個國際品牌，與很多外國政府也簽訂合約營運他們的鐵路系統。我不希望港鐵公司在這事件上因為處理失當而損害多年來辛苦建立的形象，這是香港的品牌。局長，你聽到沒有？

雖然加入專責委員會的議員，在未來幾個月可能會很辛苦，可能暑假也要開會，可能亦會勞煩秘書處增聘人手，甚至需要外聘人手進行調查。

事件確實是一場災難，對港鐵公司和政府來說是公關災難，但更重要是其潛在風險威脅公眾安全，是公共交通的計時炸彈，隨時會變成真正的交通災難。我相信在席的每位同事及全港市民都不想看到有此災難。

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提出"OK論"，只要他說OK便OK，他又叫人向前看。如果凡事都採取這種態度，其實甚麼也不成問題，"衰咗唔駛認，打亦唔駛企定"，因為只須向前看，即使出錯也向前看，這真是無敵金句。政府本身多少也有這種傾向，局長同樣經常抱着這種"向前看"的心態解決問題。當然，這是有需要的，局長最近提醒大家，倒不如客觀地、科學地檢視事件。

我希望局長稍後花時間回答我們。

我們最關心的是有多少涉事的鋼筋，以及結構安全會否出現問題。港鐵公司在6月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在5次的巡查中，有1次發現5支有問題的鋼筋，其餘4次所發現的問題鋼筋數目均少於5支，總數不超過17支。

雖然政府大義凜然地表示因為牽涉某些調查，所以該報告要刪除某些內容，不能向外披露，但中科十分勇敢——承辦政府工程的二三判很少會這樣做——出面指控政府："不知以甚麼形式和層面再以我方證供與禮頓討論，然後才得出禮頓強烈否認的說法及做出將我方所有證供被刪減出報告之外的安排。"中科又表示"並不掌握紅磡站造假的確實數量，但並不認同港鐵工程總監所說的5次/總數17支/遺漏3支的憶述故事"。中科的說法完全與政府的說法或港鐵公司的報告相反。

現在事情越說越糊塗，背後牽涉重大公眾利益，同時似乎有人試圖造假，又或沒有提供充分或全部的資訊，這種情況極不理想。

我認為，他這種說法是從自我保護的角度出發，合理地解釋了他現在的舉動。當然，他也提到因為事件牽涉公眾安全。除了上述兩點外，我認為港鐵公司今次嚴重失職，不單在監工上失職......根據港鐵公司的說法，他們到場監工的人員，由於工作量和人手問題，以及有很多文件需要處理，每天實際在場監工的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立法會今次若成立專責委員會，並非必然只針對紅磡站的問題。

分判商中科現在提供證供，但港鐵公司給我的主觀感覺似是已有既定立場，並要以龐大的法律團隊鎮壓這些聲音，所以我才會一而再讚賞中科董事總經理的勇氣。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強烈的不滿，才願意猶如燈蛾撲火，公開與政府對着幹。

再者，處理今次事件可謂是建制派同事的強項，因為他們經常強調"民生無小事"，又關心民生事務，是次事件無關政治，屬於公眾安全問題，不論議員屬何黨派......坦白說，如有任何香港市民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發生意外，我相信，在席每位同事不論有何政治立場，都會感到傷心，這點毋庸置疑。

最後，我想提出一點——這亦是很多市民要求我們提出的論點——我們希望調查事件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看到政府部門和港鐵公司的處理嚴重失當。

政府和港鐵公司在呈交報告的過程中，予人有一種"擠牙膏"、"打龍通"和立場偏頗的感覺，社會大眾已對他們失去信心。不管立法會議員平日有多少政治爭拗，我們這群議員同事——我相信建制派也不會妄自菲薄，因為議員無論得票多少或是否來自功能界別，最低限度都是由部分市民授權進入立法會工作——整合起來便是全香港的民意，這是毋庸置疑的。

由於疑似偷工減料的事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和公眾安全，社會絕對不能含糊，不能輕易放過。

禮頓承包整個沙中線工程，訂立了地盤監督及質量監控計劃，旨在監控各項大小工程的質量、施工規格及圖則等。在傾倒石屎前，禮頓要向港鐵公司提交一份"檢查及測量申請"。既已訂有這些程序，為何仍會出現偷工減料且沒有上報的情況？

一些不稱職、怠職、失職的人，亦應受到處分或被問責。我經常批評外判制度。地鐵以前由政府擁有，後來在2000年私有化，2007年兩鐵合併。

外判工程是否等於外判責任？

我不相信前線員工會自行拿起重型器材剪短鋼筋。我相信沒有前線員工如此斗膽，背後一定有些系統性的問題，我們必須查明真相。當然，禮頓有主要責任，港鐵公司有責任，政府其實也有責任。

我相信這次事件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涉事人在漏洞面前更有一種僥幸心態。

香港工會聯合會在上月底事件披露之初，已經要求政府委任法官，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調查委員會的權力很大，可以強制傳召證人、要求呈交證據、發出逮捕令，以及就進入及視察任何處所發出搜查令等。此外，這項調查研訊屬於司法程序，調查委員會主席甚至擁有接近法官的重大權力。再者，這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由退休法官夏正民擔任。

任何調查都必須盡量客觀、獨立及減少政治干預。因此，我們一直強調司法獨立的重要性。

實在有需要慎用。在甚麼情況下使用？

立法會作為一個政治舞台，我並不認為政治化一定不對，因為某程度上，政治化在立法會是一個常態，亦無可避免。不過，我感到有些同事在調查前已有頗強的預設立場和先入為主的看法。如果在調查前已有預設立場，又或先入為主覺得某些人必須問責下台......我個人認為，應該先作調查，才考慮是否有人需要問責下台，而不應該在調查之前已有強烈的傾向及預設立場，因為預設立場對於調查的公信力及查明真相未必有好處。

既然政府現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否有必要架床疊屋？可否先等獨立調查委員會公布調查結果，視乎其結果的客觀及合理程度，才考慮應否引用《條例》進行調查？這個會否是更有智慧的做法？我認為是次調查需要加強透明度及擴大調查範圍。因此，雖然我支持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但我也希望政府考慮擴大調查範圍，不單調查"紅磡站的短筋事件"，亦應調查土瓜灣站月台牆壁被削去兩層鋼筋的事件、會展站的問題，以及港鐵公司外判工程制度的問題。我們不希望見樹不見林，亦不希望着眼於令一兩個人"人頭落地"，而忽視整體的結構性問題。

最後，我再次強調，港鐵公司是香港其中一個金漆招牌，我們的鐵路安全及工程安全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及公眾安全，絕對不容許有半點含糊。

雖然我無法估計這次立法會的投票結果將會如何，但大家也知道，立法會內有足夠的保皇黨及建制派為政府保駕護航，所以這項成立專責委員會的議案，很大機會不獲通過，那麼陳帆局長大可繼續看報紙。一位主要政府官員竟然淪落至要看報紙才得知涉及香港工程醜聞的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不是由其屬下官員向他報告。如此離譜的重大事件不是由政府主動尋找原兇，而是拖拖拉拉由立法會不同派別的議員提出要求，政府才肯出手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成立調查委員會。有些人說立法會雖有"尚方寶劍"，但卻不可以用。現時香港已淪落至與內地差不多的地步，滿目皆是"豆腐渣"工程。大家以為香港不斷宣傳是亞洲國際城市，擁有很高水平，理應不會出現這些問題，但現在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不論是港珠澳大橋、高鐵以至沙中線，所有重大工程都是醜聞不斷，造假不斷。政府於2014年成立獨立專家小組就高鐵工程延誤展開調查，其實當時不論是路政署或港鐵高層也知道自己失職，有很多事情做得不足，所以沒有理由於2014年調查後，同一問題在2018年又再次出現。

政府很聰明，"林鄭"亦很狡猾，當整條沙中線而不止是紅磡站出現問題，但當然以紅磡站的問題最離譜，並繼而陸續發現會展站、土瓜灣站甚至沿線超過10個車站也可能出現問題。

到了今時今日，大家都已經知道。

我們絕對沒有看扁或認為由前法官夏正民擔任主席的調查委員會不盡責，但連他也不能改變的事實是，調查委員會的職權及調查範圍均由政府決定。在香港的憲制，立法會的職責十分清楚，是全港唯一可以監督擁有很大權力的行政機關的機構。這次並非普通的造假，因為牽涉的是紅磡站內一幅主要承載兩個站之間的石屎牆，有可能導致整條鐵路崩塌，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並令香港成為國際笑柄和醜聞。

與其聆聽保皇黨及建制派的廢話，我覺得還是投票最實際。如果他們膽敢在此投票支持成立專責委責會，我便相信他們真的是為香港，否則同樣是一丘之貉，只是為政府擋子彈。

令香港墮落的正是這些人及官員，如果真相可以讓人知道，專責委員會絕不會造假，捏造事實。

代理主席，這項議案的主題是關於鄭松泰議員尋求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並且授權這個專責委員會根據《立法會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調查鄭議員所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涉嫌隱瞞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新月台進行的建造工程被指稱不合規格一事，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尚方寶劍"象徵無上權力，當某件事情被大多數市民認為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有必要弄清楚來龍去脈，但按一般程序卻無法深入跟進的時候，便要動用這把"尚方寶劍"來調查，這樣才算必要和恰當。我和經民聯的議員一致認為，這是大家在權衡利弊，考慮應否動用這把"尚方寶劍"時，必須緊守的基本原則。就這項議案而言，在6月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鄭松泰議員亦曾就同一議題提出相關的要求，而各黨派議員當時已經各抒己見，表達各自的立場。在議員表決後，有關的要求不獲支持，如今在立法會會議上再作辯論，等於將一碟冷飯翻炒再翻炒。我在該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時指出，"港鐵公司應調查該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其監察制度是否存在問題......港鐵公司已承諾於是次會議後一星期內向政府當局提交報告"。我因此強調，"若政府當局不滿意該報告，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該事件進行調查。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無疑涉及公眾安全，並已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而立法會和政府亦高度重視。在6月12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決定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並委任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夏正民領導調查，預計需時6個月完成。這是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研訊屬司法程序，並具有法定權力傳召人士作供，或出示任何物品或文件，是名副其實的"有牙老虎"。以往就2012年南丫島海難事件和2015年公屋鉛水事件成立的調查委員會，都是可以參考的事例。法官夏正民曾於2014年擔任調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項目延誤和超支的獨立專家小組主席，熟悉鐵路工程事宜，是領導調查委員會的合適人選。我亦向媒體表示，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應為熟悉香港工程業界情況和管理模式的獨立專業工程師，以助調查今次的工程事故。當局正在草擬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等細節，並於稍後尋求行政會議通過。不過，特首已經指出，調查委員會須找出事件的原因和受影響範圍，並因應相關問題檢討港鐵公司工程的監管制度、政府規管鐵路工程的機制，從而提出建議，以保障工程的質量和安全。當局希望委員會聚焦調查沙中線紅磡站的鋼筋問題，否則會令調查失去焦點。我也認同土瓜灣站的工程問題，與紅磡站的情況並不相同，不應混為一談。代理主席，對於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決定，立法會內不同黨派的議員基本上予以認同和支持。我期望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能夠提升港鐵公司在施工管理和程序上的可追溯性及風險管理。

再加上，根據過往的相關討論，不難推斷某些議員的討論焦點有可能會過分集中於政府官員或港鐵公司管理層的問責問題，容易流於對事不對人，忽略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恐怕只會令調查工作流於政治化及變得更複雜。代理主席，公眾關心的是探究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的真相，找出有否違規甚至違法的事實，追究責任，從而汲取經驗教訓。涉及公眾安全的事件，公眾知情權是應有之義，但我們亦應明白，這些工程問題屬技術含量很高的專業性問題，一般市民並不容易掌握。在事件發生後，有社會人士根據一鱗半爪的資料甚至傳聞，作瞎子摸象的揣測或指控，捕風捉影，以訛傳訛。我們應該將問題交由合資格的專業人士處理，否則，既可能引起公眾不必要的恐慌，亦會嚴重影響本港工程行業多年來建立的聲譽。事實上，以往本港眾多大型基建工程，甚少出現設計或施工方面的嚴重失誤。香港的建造業多年來已發展出一整套可靠、穩健而全面的設計、檢測及工料測試制度，其專業水平及建設成果有目共睹，例如香港國際機場及青馬大橋均廣泛獲得國際認同和讚譽。工程設計的基本要求，是要充分考慮工藝及建築物料的特性，在施工過程中有可能造成或出現的偏差。每一個建築工序都要由專業技工執行，而過程中亦要有嚴格的檢測程序，以保證施工質量達標和一致。建築材料在送達工地的前後均會進行測試，以確保符合標準。對於鋼筋及混凝土等結構性材料的測試及追蹤等要求則更為嚴格，以確保公眾安全。關鍵的工序及重要的施工過程必須建立檢查點，例如在注入混凝土前，必須確定所有物料合乎標準，並已根據圖則安裝。如果在施工過程中出現瑕疵或錯誤，獨立專業人士會發出不合規報告，要求先行修正有關問題，然後才展開下一個工序，而不合規報告列出的所有不合規事項都必須獲得妥善處理，工程才可以正式竣工。有關方面應如何改善整個監管架構及加強社會監管的力度和透明度，從而避免工程的失誤和延誤？若有嚴重的失誤或延誤，又應如何妥善處理，並適時與公眾溝通？這些都是政府與港鐵公司需要深入檢討和研究的問題。不過，我們也要避免陷入另一個極端，就是社會上可能有意見要求增加港鐵公司的監管或上報程序，甚至要求事事向政府呈報。了解業界運作的人會認為這樣反應過敏，流於形式，只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拖慢工程進度，以及減低工程施工運作的靈活性，對於工程的安全及質量的監控並無實質幫助。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鄭松泰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這項議案。

工程完工後，是要驗收的。

是否不了了之，港鐵公司認為沒有安全風險，因為該幅牆並非主力牆？

代理主席，剛才也有幾位同事提出剪短鋼筋的問題。我們要先清楚一件事，沙中線整項工程，出資的不是港鐵公司，而是政府。

究竟他是天真，還是當香港人無知？

現在監工去量度，發現把尺有問題，被剪短過。你期望他會如何做？

這是偷工減料，是嚴重罪行，牽涉到所有人的安全，先不說這筆是公帑。更嚴重的，是有一份所謂的"保密協議"，令"泄密者"不能夠說得太多、說得太盡。

我將聽到的部分撮述如下：第一，潘先生認為被剪的鋼筋不只政府所說的17支，應該有更多。

田北辰議員更不知從哪裏聽來的消息，指有5,000支。這個數字絕對是大的，相對於總數26,000支，是一個不小的比例。潘先生不是沒有說出來，他有說出數量，在供詞中說了，甚至說明用甚麼方法剪短那些鋼筋，是哪間公司所為，他為何猜想是該公司，全部都有說出來。他昨天在網台D100還提到另一件事：最初他看到他們剪短鋼筋時，是用一個比較簡單、基本的工具去剪。

我們如何令他可以暢所欲言、還原真相？就是需要給他法律的保護。

其主席甚至說，"我告訴OK就OK，港鐵公司39年的金漆招牌，你要相信"。但這金漆招牌今天就被這群人打爛，所以更加需要我們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不單紅磡站，而是整條沙中線有甚麼錯失、有甚麼程序出錯、是否有人要負上刑責，均要一一查明，不是"我告訴OK就OK"。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中線紅磡站月台被揭發鋼筋和螺絲頭被剪斷事件，令社會震驚。隨着揭發時間越來越長，事件變得越來越複雜，撲朔迷離。社會各界希望知道，為何港鐵公司曾進行這麼多工程，歷史如此悠久，仍然會犯這種錯誤，仍然會有這些問題。為何港鐵公司要隱瞞相關工程出現問題？是否有港鐵公司甚或政府的高層需要負上責任？工程監管制度有否出現問題，令港鐵公司可以隱瞞相關工程問題？雖然要求調查港鐵公司和政府部門之聲不絕於耳，但一說到應由誰來調查，一些大罵港鐵公司和政府監管不力的建制派議員便立刻噤聲，然後說無須由立法會調查，應由政府獨立調查。

我會先分析只由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不足之處，然後再談談由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如何可彌補政府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不足，以證明立法會必須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今次事件。政府過去也曾就多宗事件展開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在2014年，政府曾就高鐵工程延誤及超支事件進行獨立調查，更委任專家小組進行調查。然而，即使由政府進行獨立調查，由現時同樣領導沙中線紅磡站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夏正民法官領導調查，並發表報告批評港鐵公司在高鐵施工期間連環出現多宗管理問題，以及批評路政署監督不力，但至今仍未能防止港鐵公司的工程出現嚴重問題。為何在高鐵調查報告發表後，仍然會出現我們今天討論的沙中線紅磡站工程問題？這其實可歸因於政府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先天缺陷，以及政府與港鐵公司的不尋常關係。今次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的對象，是由政府持有75%股權的上市公司港鐵公司。鑒於政府持有這麼多股權，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更是港鐵公司其中一位當然董事，政府和港鐵公司關係密切。雖然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法官主持，但其職權範圍並不是由法官決定，而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政府大可以為了保護港鐵公司高層，透過訂定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防止它向政府高層問責。事實上，林鄭月娥在6月12日會見記者時表示，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找出紅磡站月台鋼筋施工問題的原因和受影響範圍，並檢討港鐵公司的工程監管制度，以及政府監管及規管鐵路工程的機制，從而提出建議，保障工程質素和安全。如果這真的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便代表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會調查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政府和港鐵公司高層在工程中的責任問題。因此，由與港鐵公司有密切關係的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決定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十分危險和荒謬的做法。事實上，根據過往經驗，政府即使進行獨立調查，也不會調查高層的責任問題。以鉛水事件為例，雖然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批評水務署、香港房屋委員會、承建商、水管工程分判商及持牌水喉匠失職，但最終受到懲罰的只有承建商和水管工程分判商。在高鐵超支事件中，路政署署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均無須就事件負上任何政治責任。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單由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處理有關事宜，結果只會是刑不上署長，刑不上法定機構或上市公司的主席，更刑不上局長。由此可見，過往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均無法處理高層的責任問題，結果令政府的內部運作和監管仍然存在種種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會在今天、明天和後天繼續出現。這亦解釋了為何政府花費大量公帑調查高鐵超支後，港鐵公司、路政署和運輸及房屋局仍然疏於監管沙中線工程，最終出現了紅磡站月台多條鋼筋和螺絲頭被剪斷的事件。

根據上述分析，儘管政府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與港鐵公司的特殊關係，卻令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出現局限，以致它可能不會調查和追究港鐵公司和運輸及房屋局高層的責任。若不追究管理層的責任，紅磡站工程的同類問題將會不斷發生——其實現正不斷在其他車站發生，只是不知何時會被揭發——悲劇將會不斷重演，港鐵公司將會保持一貫態度，繼續遮掩隱瞞工程問題。因此，我認為只有透過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才可以更透明、獨立和認真地調查紅磡站工程問題並追究責任。首先，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有權調查議員想要調查的事件。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絕對可根據《條例》傳召政府官員和港鐵公司高層到立法會作供，並可指令相關部門和港鐵公司公開文件。因此，其權力與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不相伯仲。其次，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可以更獨立地調查沙中線紅磡站工程問題。

由於本會與港鐵公司沒有甚麼關係，所以可以在制訂職權範圍和進行調查時，以較獨立的態度進行相關工作。

大家應該記得，整件事之所以曝光，是因為有告密者向傳媒告密。為何告密者不向政府和陳帆告密，而向傳媒告密呢？我認為原因很可能是告密者不信任政府，認為政府與港鐵公司蛇鼠一窩，互相隱瞞，互相包庇。既然告密者不信任政府，政府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未必能夠令告密者放心向其提供資料。告密者不信任港鐵公司和政府，可見於最近一項聲明。中科興業有限公司日前發表聲明，指警方至今完全沒有與它接觸，而路政署則回覆中科表示尚需時間作出會面決定，未有時間表。

中科質疑港鐵公司和禮頓事後是否私下"夾口供"，才得出禮頓強烈否認的說法，以及作出將中科所有證供從報告刪除的安排。由此可見，掌握重要資料的中科甚至對警方、路政署及港鐵公司也信任不足。因此，立法會可能是中科放心提供重要資料的唯一平台。此外，港鐵公司昨天發出的聲明，可能令告密者更不願意向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提供資料。港鐵公司在該聲明表示，任何人士"只不斷提出單方面的指控或揣測，對事件毫無幫助，亦不必要地影響公眾對鐵路基建工程的信心"，這分明是恐嚇。

政府和港鐵公司以如此敵視告密者的態度處理事件，告密者怎能放心向政府和獨立調查委員會提供資料呢？這兩天十分精彩，中科的潘焯鴻先生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他曾親身在晚上留在地盤，親眼看見發生甚麼事，目睹不少該等情況，有人剪鋼筋。

潘先生昨天告訴報章，如果立法會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他可以向專責委員會披露受保密協議限制的內容。其實，潘先生是比較親建制的人，過去與民主派有很多"牙齒印"，但他也贊成立法會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如果立法會能夠成立專責委員會，除了可以更獨立、更透明地進行調查外，我相信立法會議員會非常認真地調查紅磡站事件。建制派可能會說，議員對鐵路認識不深，應由法官和技術專才進行調查才能清楚找出問題所在。

最關鍵的是，只要我們以透明公開的方式進行調查，並一直讓市民見證調查進展，各界......大家都知道，高手在民間；有關方面每天提供的相關資料，全香港的市民和傳媒都看得到。我有足夠的信心，如果我們能夠成立專責委員會，我們一定會盡力以更有效的方式調查事件。總括上述分析，我的結論很簡單，代理主席。針對港鐵公司隱瞞紅磡站工程的問題一事，若要調查當中的責任問題和制度問題，便必須與不誠實、不認真、與承建商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港鐵公司交手。鑒於政府是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政府是否有動機獨立調查事件背後的責任問題、系統性問題及它自己的問題，令人存有很大疑問。因此，只有由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展開調查，才能直接調查港鐵公司和運輸及房屋局在事件中的責任。如果各位議員，尤其是建制派議員，今天反對由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只會有負市民所望，只會顯示大家懶於履行議員職務，港鐵公司將會更加跋扈，運輸及房屋局的官員必會更加疏懶，港鐵公司的工程質素必會每況愈下。若日後出現更重大的事故，甚至有人命傷亡，表決反對這項議案的議員必須負上責任。

代理主席，今次沙中線紅磡站剪短鋼筋的醜聞是近年香港建築界最嚴重的事件。大家記得，在回歸後，我們發生非常嚴重的短樁事件。當時想在居屋的地盤內安裝升降機，但因樓房歪了未能成功安裝，最終紙包不住火，被揭發短樁事件。最終相關人士被刑事檢控，最後更要將不合規格的樓房拆除。今次紅磡站以至整條沙中線的醜聞，其實炸彈連環爆。紅磡站、土瓜灣站、會展站都出現問題，究竟還有沒有其他車站亦有問題？或現在已經被揭發的車站會否有進一步的醜聞？沒人能說清楚，但按照發展的趨勢，極不樂觀，我擔心現在被揭發的醜聞只是冰山一角。代理主席，香港很多大型基建工程，包括沙中線，是非常重要的民生工程。

崩潰的不單是這套制度，還有市民對港鐵公司的信心，甚至亦動搖了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投訴人有勇氣挺身而出提供資料，但港鐵公司說等一等，要找被投訴的人的代表律師坐在這裏，聽投訴人說話。即是說，你不如收聲吧，你不要說了，你說話隨時被控告。有沒有這麼離譜的安排？這個安排的客觀效果正是阻嚇投訴人提供資料。港鐵公司聽過幾間公司負責人及前線員工的"版本"後，便應將"版本"公開，但實情不是，詢問法律意見後，認為投訴人的"版本"不能公開，被投訴的公司的"版本"卻可以代為引述，這是甚麼道理？有刑事調查進行中，離不開兩件事，一是正進行秘密調查，二是案件已"通天"，沒有秘密調查可言。代理主席，整件事刊登在報章頭版，傳媒的報道鋪天蓋地。那些要毀屍滅跡的人，已經做完了或正在做。要夾口供的，老早已夾好了。

代理主席，至現時為止，港鐵公司及運輸及房屋局陳帆，仍然堅持單以所謂的負載測試，以量度鋼筋造假問題有多嚴重。已經有多位工程界人士公開質疑有關做法根本無法準確理解鋼筋造假的嚴重程度，而負載測試只能夠看到測試時的負載能力。

這些全都是統計學上的科學做法，以了解問題有多嚴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之後，才可以客觀地找出方法補救。代理主席，我認為此事與短樁事件沒有分別，是不能掩飾和隱瞞的。政府首先要做一個科學且有代表性的檢測，看看問題究竟有多嚴重。第二，要做全面的補救措施。第三，要追究責任。做這些工作之前，首先要把港鐵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革職，因為這個人已經不能信任。我希望港鐵公司與政府聽到我的呼籲，繼續讓這個人留下來只會妨礙調查。黃唯銘是禮頓的靠山，一直包庇禮頓的惡行，我們絕對不可以讓他繼續隻手遮天。

我想對政府及工程界所有人說，如果月台塌下來，會禍延子孫後代，沒有人能背負這個責任。任何人嘗試淡化、掩飾、包庇這件事，也是香港的歷史罪人。代理主席，我支持鄭松泰議員提出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此事，與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行，希望可以找出事件的真相，以及在政治問責上，立法會有監督政府的責任，希望各同事以立法會的職責為本，支持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代理主席，我最後想指出一點，香港近年各方面的崩壞越來越嚴重，我們看到有權的濫權，無權的也濫權，種種惡行，我們理論上需要透過制度制衡，但我們的制度本身亦有極大缺憾。我們現在需要更多"吹哨者"揭露黑幕和醜聞。港鐵公司昨天竟然在報章刊登一段廣告，說若任何人"只不斷提出單方面的指控或揣測，對事件毫無幫助，亦不必要地影響公眾對鐵路基建工程的信心"。現時是誰人令到大眾對鐵路基建工程的信心崩潰？是做壞事、監管不力的人，現時卻刊登廣告批評告密的人，對不起，我認為香港反過來是需要更多告密者，有勇氣說出事實的真相，而不是只會黑箱作業，"圍威喂"，互相包庇來掩飾醜聞、惡行，香港實在有太多這些人。我希望各社會領域範疇的人員也要秉持原則，看到有問題的地方就一定要說出來，做一個勇敢的告密者。

代理主席，鄭松泰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涉嫌隱瞞不合規格工程的事宜，我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今年5月30日，《蘋果日報》揭發港鐵公司紅磡站擴建地盤懷疑鋼筋遭剪短、接駁位造假的醜聞。事件曝光後，港鐵公司行事方式依舊，不但未有解決問題，反而設法針對提出問題的人，更遑論開誠布公。港鐵公司只以"大話掩飾大話"的方法隱瞞事件，甚至"惡人先告狀"批評傳媒誤導，又稱工程人員在2015年12月巡查時已發現相關施工質素未符合要求，並早已要求承建商跟進及糾正。可是，《蘋果日報》其後引述內部文件，指工程早於2015年7月便開始落石屎，與港鐵公司的說法明顯有出入。過程中同時揭發陳帆局長及政府部門早於1年前已知悉事件。陳帆局長在醜聞揭發後，竟讚揚港鐵公司"非常負責任"。最後，港鐵公司在輿論壓力及議員追問下，才"不認不認還須認"，承認早於2015年8月已發現有鋼筋被剪短。

整個政府、整個議會，甚至是整個香港社會，均成了港鐵公司的玩弄對象。其後，港鐵公司在記者會上，仍未有交代問題鋼筋的數目，又沒有解釋為何未曾向董事局和政府匯報有關事件，只要求工程總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盡快向公眾交代。此外，有報道指被剪短的鋼筋共5,000根，情況相當嚴重。特首在6月12日終於宣布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工程，由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夏正民出任委員會主席。特首要求調查委員會在6個月內提交報告。由於事件涉及公眾安全，政府和港鐵公司的工程管理亦引起了公眾關注，我相信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切合公眾的期望。可是，成立調查委員會卻未能完全釋除公眾的疑慮。自紅磡站鋼筋被剪短的醜聞遭揭發後，沙中線土瓜灣站和會展站亦相繼被揭發偷工減料——土瓜灣站有鋼筋被移除；會展站則未放置足夠的工字鐵支撐。

可是，由於獨立委員會的權力和調查範圍，均由政府事先訂明，有關規範將影響獨立委員會的最終結果。近日，政府官員作出回應時，均表示希望將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聚焦在紅磡站月台工程。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為免調查委員會"失焦"，會將調查範圍收窄至紅磡站；至於沙中線其他車站出現的工程問題，則會由運輸及房屋局及地政總署負責。可是，目前被揭發的問題，已經延伸至土瓜灣站和會展站，我們已知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如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只限於紅磡站或其中的一部分，是否足以識別出沙中線所有問題？是否足以確保安全？

據報局長辦公室對分判商中科興業有限公司早前提出有關沙中線的疑問視若無睹，草草結案。此外，該局屬下的路政署，本應負責監管鐵路興建事宜。

因此，立法會透過《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涉及的工程、管理及監管問題，實在有其必要。

基於公眾安全而向政府告密的分判商，卻被總承建商壓制和脅迫，同樣情況亦可能出現在其他分判商身上。田北辰議員亦指禮頓"大到冇人敢郁佢"。我對於紅磡站的獨立調查有信心。然而，我卻只是擔心土瓜灣站、會展站及沙中線其他工程的情況，以及依賴港鐵公司和政府自行跟進問題的做法。因此，立法會應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讓沙中線工程可以顯示在陽光下，讓公眾可以共同監督、共同重建信心。

這種論調引起公眾譁然，公眾無法接受這種言論的原因清楚不過。

因此，市民不能接受"我們告訴你OK便沒有問題"的說法。立法會成立調查委員會，正正就是要對抗這種"我告訴你OK便OK"的心態。我們要捍衞廉明、公正的制度，讓事件在陽光下接受大眾監察，讓我們共同在陽光下重建香港的質素和信心。最後我想提出一點，禮頓雖然已在昨天就紅磡站工程問題向政府提交報告，但報告卻未有公開。香港人只有期望政府作進一步交代。然而，政府最終選擇交代甚麼，不交代甚麼，普羅市民根本無權過問。若政府繼續以同一態度處理問題，要市民接受"政府告訴你OK便OK"的話，市民對於任何事情均無權過問。沙中線揭發的種種工程問題已充分反映，政府和港鐵公司根本無法有效監管工程，整個監管制度存在制度性的漏洞。

我認為政府的獨立調查有其必要，但絕對不足夠。立法會作為監察政府施政的架構，必須擔當應有的角色。

事實上，一個文明社會需要健康的告密者。

然而，他們所面對的壓力、驚恐和脅迫，我們又會否關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以追究有關沙田至中環線工程失誤及隱瞞的問題。今天早上我聆聽了多位建制派議員的發言。

先有高鐵超支，後來延伸到現在的沙中線超支及工程質素等問題。整個問題本身不在於一兩件事件，而是牽涉到一鐵獨大之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管理鐵路工程的心態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每當有這類大型工程施工，政府路政署都會成立監管隊伍。這組監管隊伍在監管過程中扮演甚麼角色？

前局長張炳良被問到高鐵超支延誤時表示："我對這個消息感到震驚"；而現任局長陳帆則表示："我的消息是來自新聞報道，我掌握不到第一手消息"。如他們所說屬實，問題本身正正在於整個鐵路建設的管理制度及特區政府的監管制度，涉及監管能力的問題。大家試想一下，目前討論的紅磡站工程出了甚麼問題？

當然，最實在的做法，自然就是由禮頓建築有限公司監工和港鐵公司監督負責簽署，核實螺絲帽合乎工程需要及可以與鋼筋接駁。

如檢查有任何遺漏的話，必然會影響後續的工作。說也奇怪，根據港鐵公司提供的資料，在2015年8月份首次有問題時已作出糾正，隨後又作另一次糾正。

這句說話出自今天剛成為工程師學會會長的黃唯銘先生口中。如果他說的是實情的話，這種文化必須糾正。

如果我們未有進一步探究這種做法及沙中線所揭示的工程管理文化，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是難辭其咎及失職的。事實上，問題已經彰顯出來，如我們以各種理由掩飾，根本就是說不通的，這是第一點。

我心存很大的疑問。

我請問局長，何謂科學化的態度？

這些日常維修的事宜，管理層必須正視。

否則，豈不是令沙中線的乘客每天也擔驚受怕？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特區政府對事件有何回應？

然而，為了重建特區政府的公信力，重複作供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成本。

主席，我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提出的議案，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月台的建造工程問題。我認為是否支持這項議案，不外乎取決於兩項標準。第一，究竟事件是否嚴重？第二，立法會應否調查事件？其實，所有議員都是圍繞這兩個問題來討論。我也會簡短地從這兩方面表達我的想法。

在香港，可能也有白色巨塔，但肯定還有另外兩個市民更為關注且影響重大的巨塔。第一個是金色巨塔，即金融業的巨塔。在金融海嘯期間，雷曼"爆煲"導致屍橫遍野，立法會當時也有介入調查，揭發這個金色巨塔欠缺規管，只懂包裝產品欺騙投資者。現在，香港市民看在眼裏的是灰色巨塔，同樣問題嚴重。就是工程、基建業。這個業界如同金融界般規模龐大，亦與金融界合作無間。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專門用來興建基建的基金——現時每個年度的開支為1,000億元，未來的開支仍會繼續上升。基建耗資龐大，變相成為綁架香港財政的核心問題。

我不知道大型工程公司及大型顧問公司的高層是否已經與政府高官、港鐵公司高層和銀行高層形成一個不吃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的精英階層。

陳帆局長要看報紙才知道事件，又怎能說出"公道自在人心"？他分明要問責和辭職，卻說"公道自在人心"，這是甚麼意思？

在港鐵公司推說不知道為何要剪短鋼筋後，現在中科負責人說得清清楚楚。

此時，中科其他高層或大判便發出指令，要求在明知有數千粒螺絲帽並未鑽上鋼筋和鋼筋被剪短的情況下鋪上石屎。

這種情況仿如成為行規，不僅是沙中線，我肯定所有其他基建都有相同情況，不斷偷工減料、不斷利用制度的漏洞來欺騙大判、政府或港鐵公司等。

因此，既然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也是正面的，而且事關重大，立法會應該調查。

主席，我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要求立法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根據《立法會條例》調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涉嫌隱瞞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新月台進行的建造工程被指稱不合規格一事，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主席，很多議員已就這議題發言，而我當然也認為立法會有責任就沙中線工程的嚴重事故展開獨立調查。有建制派議員甚至政府都不贊成立法會展開調查，主要的理據是特首已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展開調查，所以立法會無須另行再作調查。由於3年前的鉛水超標事件，我當時亦曾要求特首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公屋鉛水超標事件。經過觀察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後，我認為即使立法會自行展開調查，也不會與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工作產生衝突或矛盾，可以雙軌並行。我認為立法會應自行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是因為我是立法會議員，特別是九龍西的直選議員。

事實上，沙中線的東西走廊甚至過海線有多個車站均位於九龍西選區。作為直選議員，我得悉區內居民都很想知道，現已啟用的何文田站也是沙中線其中一個站，究竟該站是否安全？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職能範圍較窄，只局限於紅磡站，而如果大家有留意鄭松泰議員提出的議案，他建議根據《條例》調查沙中線工程，調查的不止是紅磡站，還包括其他相關事宜，所以調查範圍會較闊。換言之，如果只靠政府的調查委員會，我們只會知道紅磡站的調查結果。與上次調查鉛水事件一樣，特首當時也是說只調查公屋"鉛水邨"，所以調查委員會不會調查該11個公共屋邨以外地方的食水含鉛量有否超標。

民主派議員很希望可以運用《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執行議員的職務，代表我們選區的居民及香港市民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過往以身為香港人為傲，認為香港的建築工程質量很高，還取笑第三世界國家或內地的"豆腐渣"工程，但我們現在反被取笑興建"豆腐沙中線"，真的很可悲。為何香港工程界的專業會淪落至此。水喉不單會流出鉛水，亦會流出銅水，還有銅鹽。

這顯然是有人在察覺到有監察漏洞後"出古惑"，但卻被人發現。

我認為最可悲的是，立法會內雖有相關功能界別的議員，但他們從未嘗試了解工程界別的整體文化，一層層的分判系統及當中涉及的層層監管是否到位，以及為何會出現這麼多漏洞。因此，主席，我們必須以議員的身份展開調查。這樣不單可以自行釐定調查範圍，不止是研究沙中線紅磡站，也要一併研究其他車站，包括土瓜灣站。

不單禮頓出現問題，連三星新昌也出現問題。正如我們在調查鉛水事件時發現，不單有利建築有問題，也不止是中國建築有問題，而是4間負責水喉工程的公司皆有問題。

主席，我堅持立法會議員有其調查角色，是因為如果我們把整個問題推給那個調查委員會，特首確會委任一至兩位資深大律師主持會議，並代表公眾和政府質問相關的持份者，包括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發展局及有關承建商等，傳召相關的持份者出席調查委員會的會議，而他們亦會聘請全城最昂貴的律師代表他們，跟政府打這場仗。那麼議員有何角色？

從良好及正面的心態來看，我們是要查找真相。首先，究竟被剪的鋼筋是20枝還是5,000枝？

主席，今次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出現工程問題，大家都十分關心，並非如黃碧雲議員所說的我們不關心，他們才關心。不單每位議員關心，日後每天經此車站乘搭港鐵的市民更擔心，會因為結構問題而影響到人身安全。我們詳細閱讀港鐵公司的報告，當中承建商已經指出，設計雖然有改動，但不會對內牆及鄰近樓梯和自動扶手電梯構成任何安全風險。當然，我們對此並不滿意，因為報告沒有指出為何會發生這問題，亦沒有說清楚究竟港鐵公司的管理責任為何，或路政署為何會讓這樣的情況出現。

代理主席，每當要啟動《條例》，我們均會考慮政府是否沒能力或不肯調查，甚至是否政府調查後無法提出合理結果向公眾交代，而我們亦不接受，才可以適時啟動《條例》這把"尚方寶劍"。

所以，一些反對派議員有時候胡說八道，是絕不可信的。

但是，據我所知，這位潘先生亦是一位政治圈中人。有議員說他是建制派的支持者，但我只知道他經常攻擊建制派，甚至曾在九龍西某地區參加區議會選舉，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大打對台。所以，他究竟是我們的支持者，還是哪一方的支持者？我相信反對派心知肚明。

然而，我除了十分期望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找出今次事故的原因，哪部分監管程序出錯或是否有部門失職，更認為長遠而言必須檢討港鐵公司的工程監管制度及路政署監管鐵路工程的機制。路政署給我的感覺是工程外判出去後就與它無關，但這是錯的，工程可以外判，責任卻無法外判。我希望政府的調查委員會能夠如特首所說，6個月後——或甚至7個月後我也接受——盡早提交報告，一定會較立法會根據《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更快。

若牽涉刑事罪行，應該交由律政司轉介法庭處理，判處刑罰。代理主席，我知道警方的重案組在此階段已經介入，進行深入調查，若有人犯罪亦必會將其繩之於法。

代理主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工程出現剪鋼筋醜聞，引起公眾關注，由於事件關乎公眾安全，一定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現時已揭露有工程問題的車站是紅磡站、土瓜灣站及會展站，市民真的不知道究竟明天、後天會否又有"新料"爆出。

毋庸置疑，如今公眾對禮頓建築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甚至政府在監管工程方面的信心，以至對工程進度的信心，已大受打擊。我們一定要接受一點，就是市民現時想起港鐵公司，是有所保留的。隨着事件有越來越多資料爆出，大家都有今天不知明天事的感覺。

兩者剛好是兩極，雷曼事件足足調查了4年，但"西九門事件"的調查則很趕急，因為臨近會期完結，數個月便完成。當然，成立這類委員會都有不同背景。我認為《條例》權力很大，真的有助我們處理雷曼事件；在協助超過2萬名雷曼苦主與銀行達成和解方面，立法會的確發揮了很大作用，否則銀行可能會對他們置之不理。至於"西九門事件"的調查，則比較傾向個人的因素，有很多人可能是針對梁先生。

在這類委員會的會議上作證，其實等同上法庭，不可以說謊。

即使今天我們未必能夠支持在現階段根據《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這並不代表政府已"拆彈"。第一，我認為政府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不應局限於紅磡站工程，更應調查的是有關系統。

我不是工程界代表，我當然很尊重代表工程界的同事的專業意見。

我希望政府會認真考慮那些對有關系統較我們有更清晰觀察的人士的意見，從而釋除公眾疑慮。

所以，對於潘先生，我不會從政治上來想，究竟他是建制還是泛民，我完全不會這樣想。我覺得他很有勇氣，把他所知道的說出來，我真的是這樣看，而我相信市民一定是欣賞他的。

就今次事件，他們無權譴責任何人。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沙田至中環線的連串事件，如果指控屬實，實在令人失望。

被指控者不作回應，究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法律權益，抑或別有內情，還是無言以對？

為了大眾的利益，我希望政府進行調查，一定要將事情查個水落石出，令公眾能對工程回復一定信心，事件日後亦可供鑒戒。今天，我一直坐在席上細心聆聽議員發言，發覺雖然政府的調查委員會尚未展開調查，但林卓廷議員已經未審先判，甚至指名道姓，要求某君下台。

如果這個指控屬實，問題就大了。香港很多法官的委任也是採用這個程序，難道我們不相信香港的法律是公正的嗎？所以，這些指控是不必要的，而且會影響香港市民對於司法公正的觀感。

對於紅磡站的問題，今天有議員提出立法會要引用《條例》進行調查，否則他們便認為立法會沒有尊嚴。

他們竟把法官帶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說成黑箱，將立法會的調查說成是陽光下的調查，因為可以公開透明地調查。

我認為，反對派為了引用《條例》，提出了一套謬論。

絕不能在安全問題上妥協。以上種種，才是香港社會今時今日最需要的。因此，中肯中立的調查非常重要。

結果，政府確實引用了《調查委員會條例》將鉛水事件查個水落石出，時至今日，有關食水安全的大量建議已經一一實施。這就是由法官帶領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作用。

我想告訴市民，在兩星期前，即6月10日的那個星期，鄭議員在政府尚未委任法官帶領獨立調查委員會和並未表示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時，向內務委員會提出引用《條例》。在同一個星期的星期二，行政長官宣布委任夏正民法官帶領獨立調查委員會，鄭議員的議案因而在6月1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被否決。鄭議員今天再次向立法會大會提出議案，要求討論早前被否決的議題。

他會告訴市民，他提出引用《條例》調查紅磡站"短筋問題"，但建制派反對。可是，他沒有說後半的情況，即目前已有一個由夏正民法官帶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我們希望調查能令事件水落石出，而不是為了達到他們的其他目的。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們在由你出任主席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曾討論此事，而鄭松泰議員亦有要求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作出調查。

對於特首委任前法官夏正民，我們認為是正面的，因為他過去亦曾負責另一個獨立專家小組，調查高鐵的延誤問題，並已在3年前向公眾提交報告，而且過程相當透明。獨立調查委員會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而且獨立、公開及透明，我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不過，代理主席，很可惜，在調查報告公布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又不斷出現問題，而今次的沙中線工程已不是港鐵公司第一次被揭發出現管治問題。

現時有很多說法，例如既然政府已經展開調查，所以立法會無須重複這項工作。

從立法會的角度，我們明白政府已經作出回應，因為特首表示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第一個問題，大家都知道，是此事牽涉重大公眾利益，所以政府展開調查實屬責無旁貸，而立法會要關注也是責無旁貸的。問題是，在政府調查的時候，立法會有否任何角色及責任？立法會是憲政上負責制衡或監察政府的組織，《基本法》亦訂明政府擁有行政權，而行政長官更是特區政府之首，但很多權力均受立法會制衡。當然，在現時的框架下，行政權相對較大，而在其他民主制度的行政和立法機關則相對平衡，只是香港的情況較特別。儘管如此，政府有很多工作，例如立法及撥款均要得到立法會的批准。此外，《基本法》亦清楚訂明，政府須向立法會負責，這正好指出立法會扮演一個獨特的角色。當社會上出現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而當中可能牽涉政府有過失和犯錯的時候，立法會是否有責任跟進和調查？我認為答案很清楚，便是我們絕對有責任和角色。

事實上，有權便有責，當社會出現這些事件的時候，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便要問大家是否有責任，而如果大家都認為有責任，便要採取行動，就是這麼簡單。

政府的政策、政府制定的法例及政府要求的資源都是最好的，可以做到最好。

主席，鄭松泰議員今天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議案，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田至中環線工程紅磡站新月台工程懷疑出現不合格的情況。由於這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自然引起大家的關注。

在工程監管及工程質量方面，不斷鬧出醜聞，的確令市民失去信心，尤其是工程涉及市民的安全問題，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正如我先前提及，港鐵公司承辦沙中線工程的表現，確實令人失望。除了造價一再出現超支外，早前有人還"拍心口"向外保證工程質量沒有問題，怎料轉過頭來，便揭發沙中線紅磡站鋼筋被剪短，而事後港鐵公司的解釋又是不清不楚，甚至要延遲向政府提交報告。報告未能清楚說明事件的成因和責任，對於港鐵公司如何監管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報告竟然隻字未提，甚至要禮頓直接就事件向政府提交報告。試問這種表現，公眾又怎能安心？其後，港鐵公司再接連爆出醜聞，包括沙中線土瓜灣站有牆身鋼筋被削，沙中線會展站承建商同樣是禮頓，他們居然可以不理港鐵公司發出的不合格通知書，繼續施工。近日，又有人聲稱掌握內幕消息，指沙中線紅磡站月台擴建工程被剪短鋼筋的數目，遠超港鐵公司在報告中所指介乎9至17枝之間，而是佔整個問題部分的26,000個螺絲帽/接駁位達兩成之多，即高達5,000枝鋼筋被剪短，令人對港鐵公司承建這項工程，是否仍然安全可靠，增添重要的疑問。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原因是他們只是輕描淡寫地指出，承建商已書面確認，紅磡站工程均按照合約列明的規格及法定要求完成，還表示歡迎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釐清真相。

但是，究竟港鐵公司從承建商禮頓手上取得甚麼資料？

公眾好像跌進一個大黑洞，一無所知。情況正如馬主席先前的OK言論，只是主角換了是禮頓，禮頓說OK，港鐵公司便說OK，但究竟有多OK？

禮頓可以不用面對公眾，解釋整件事的始末。試問港鐵公司這種"愛理不理、一於少理"、放任自如的管理態度，怎能令市民對他們的補救措施有信心？所以，我想公眾十分關注究竟這宗千億元鐵路工程，最終會否變成超級豆腐渣工程，想查個水落石出。

所以，對於鄭松泰議員提出這次的議案，我認為可以理解。但是，特首已經委任退休法官夏正民領導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有權傳召證人作供，全面調查沙中線紅磡站的施工問題、受影響的鋼筋範圍，以及港鐵公司和港府監管鐵路工程的機制，預計需時6個月便能完成調查。而且，當年夏官調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超支時，明確指出政府和港鐵公司問題所在，批評路政署在監督港鐵公司上犯了4宗罪，處事公正並指出問題所在，給予市民很大的信心，亦獲廣大市民高度評價。所以，我認為暫時無需要架床疊屋，由立法會插手調查。我希望政府真的能汲取教訓，好好督促港鐵公司做好沙中線工程，要確保工程的質量，更不可以令人有置市民大眾安全於不顧的感覺。此外，由法官擔任主席的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亦不宜太窄，可以把問題全盤找出來，加以糾正。我相信法官擔任主席的調查委員會所花的時間會較立法會所用的時間短，程序上也會較立法會更有效率和公信力，因此我不會支持鄭松泰議員今天這項議案。

主席，我基本上及原則上支持立法會運用法定權力，對政府進行監察。因政府或相關機構做的事情出現了問題而進行調查，是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的一部分。然而，立法會的權力必須謹慎運用，在甚麼情況下才運用呢？基本上是有列明的，但我覺得必須符合三大條件，立法會才可以行使這項法定權力。第一，有關事情牽涉的是巨大的公眾利益，而對社會會產生深遠及嚴重的後果，這是必須符合的條件，並不是普通的一件事情就要調查。

政府有沒有在合理時間內採取一些糾正或補救措施等？這些條件我們要考慮，立法會要行使《立法會條例》賦予的權力的話，我會考慮以上3方面。當然，沙中線的新聞現時鬧得沸沸揚揚，參與工程的人亦作了"吹口哨"及報案者，向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投訴，但似乎"投訴接受，態度照舊"。這些新聞傳出後，當然令社會有很大困擾。

我會採取一種較謹慎的態度。我剛才提出了3個理由，在表面上，沙中線一事一定與社會大眾有重大的利益關係，這項條件是符合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第三方面，政府有否及時採取相關調查及補救措施？我最低限度知道政府已經採取調查的方案，但是否沒有做其他補救措施？

議員可以作出很大膽的批評，但正如主席也說議員在立法會的發言未必一定正確，言論自由引申出來的，可以是很多隨想。

審批標書後要審批圖則，施工時亦有監工，監工後會有測試，測試後要報告完工才會驗收，整個程序是很成熟的。現時究竟是17支、21支、5,000支還是25,000支鋼筋被剪短呢？

但現在的情況究竟是否已達至嚴重程度而沒有人採取補救措施和方案？

在這一刻，我未能夠支持鄭松泰議員提出的議案。在這一刻，立法會只是道聽塗說，而社會上亦眾說紛紜。

倘若調查委員會在6個月的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告，而報告的內容言之無物，又或者得過且過，有意放過某些須負責任的官員，在這個時候，我們看不過眼，立法會便可以進行獨立調查。所以，我認為鄭松泰議員的心意是好的，但從天時、地利、人和3個元素考慮，我覺得不應在這一刻進行這項工作，否則便是越俎代庖，或是偷步，或者更可以說是浪費人力和物力，做了雙重的工作，事倍而可能只有功半。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大家應該稍為忍耐，待6個月後報告完成後，我們細讀，然後查找不足。

政府會如何處理？

我特別再次強調，當局不要將問題掩飾，而一定要針對問題，查找不足之處，並給予解決辦法。

但是，我希望並呼籲大家，不要將問題太政治化，我們需要將問題解決，亦不需要在議事廳內互相指控。我今天不支持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但我欣賞他反應如此快，不過是稍為早了一些。

我們說的已經不是追求自由、追求生活品質，但在這事件上，我完全不理解為甚麼議員同事會反對引用《條例》調查沙中線的醜聞和造假的情況。這兩天，中科興業有限公司代表首次開腔，表明如果立法會能夠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對於了解事件的真相有幫助。其實，真相已放在眼前。

問題在於香港人對於香港鐵路的信心，但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這事件上如何能夠給予我們信心？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故，港鐵公司的股價也沒有多少變動，他們的股東擔心美國加息多於港鐵的工程造假。對於市民來說，港鐵涉及"衣、食、住、行"，香港每天平均有560萬人次乘坐港鐵。我難以想象三四十年後，我們要引用《條例》動議議案，調查沙中線月台倒塌事件。事情可能如此荒謬，沒人預計到意外有多嚴重。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郭家麒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請議員保持肅靜。
我謹以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小組委員會是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的研究政策政府事宜的小組委員會，目的是研究有關墟市事宜及作出建議。小組委員會於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的工作期間共舉行15次會議，與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包括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環境衞生署、民政事務總署、房屋署、地政總署、消防處及旅遊事務署等，就多項議題作出深入討論，並在其中8次會議上，聽取團體代表、學者及專家的意見。以下我會扼要講述小組委員會在數個主要範疇的商議工作及建議。就墟市的社會角色和經濟效益，小組委員會認為墟市有多方面的效益，包括推動社區經濟和提供就業機會，讓基層市民及少數族裔藉以謀生，為青年人培育創意，讓小型初創企業得以發展，提升香港的文化和特色，以及促進旅遊業。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應就墟市的經濟貢獻進行研究，並就少數族裔設立墟市一事提供支援。在政府的墟市政策方面，小組委員會認為政府相關部門現時採取由下而上的模式，為地區組織及團體提出具體的墟市建議提供協助，做法被動，不利於墟市發展。部分委員亦對行政長官於2017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及墟市相關政策表示失望。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成立諮詢委員會，讓各持份者參與制訂全面的墟市發展政策及支援墟市籌辦者的措施，並建議當局在全港物色試點，讓團體定期設立各種形式的墟市，從而落實"一區多市"。小組委員會認為現時申請設立墟市的程序複雜，欠缺透明度，而且處理申請尤其就墟市爭取社區和相關區議會的支持，往往費時甚久。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簡化申請程序和審批機制，訂立清晰而劃一的社區諮詢流程，開設專責辦事處，例如墟市專員，以便在申請過程中協調負責的部門，並為申請者提供一站式溝通平台。此外，小組委員會亦建議政府當局成立種子基金，為非牟利機構提供籌辦墟市的財政支援。此外，為協助籌辦者了解墟市申請的程序與細節，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制訂全面的資料指南，訂明申請設立墟市的程序，涉及部門的角色及其審批墟市建議的準則，以及負責處理墟市申請的官員名單及聯絡詳情。同時，為協助市民物色場地設立墟市，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制訂全面的資料指南，訂明申請設立墟市的程序，各涉及部門的角色及其審批墟市建議的準則，以及負責處理墟市申請官員的名單及聯絡詳情。同時，為協助市民物色場地設立墟市，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進行地區諮詢，編製各區適合設立墟市的場地列表，方便有興趣的團體提出申請。小組委員會支持設立農曆新年墟市，並建議將用作農曆年宵市場的場地改建，容許市民在年初一至年初三設立墟市。此外，小組委員會支持設立熟食墟市，並建議政府當局容許熟食墟市使用明火煮食，讓墟市可售賣即場以明火烹調的特色小食。小組委員會認為，若有妥善的人流控制安排和消防安全設施，便可釋除有關公眾安全方面的疑慮。小組委員會認為公共屋邨內的公用地方、空地和遊樂場是舉辦墟市的理想地點。但是，小組委員會關注到屋邨辦事處及前線職員對墟市申請程序並不熟悉，而香港房屋委員會不容許在公共屋邨內舉辦的墟市進行現金交易亦不合理。加上在公共屋邨內的公用地方設立墟市，需取得其他業主例如領展的同意，往往令墟市籌辦者難以推展有關計劃。有見及此，小組委員會建議房委會增加人手處理公共屋邨的墟市申請，並為相關員工提供培訓，讓他們了解在何種情況下，於公共屋邨舉辦的墟市可進行現金交易。房委會亦應與區議會、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及其他業主加強聯繫，為墟市籌辦者提供協助。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已詳載於報告內，我促請政府當局接納報告內的各項建議。主席，以下是我個人對墟市政策相關事宜的意見。要討論墟市，便須提到其前世今生。兩年前，林鄭月娥在競選特首時誇下海口，答應會爭取在香港訂立墟市政策，並與為墟市訂定長遠發展的團體會面。

其後在選舉論壇上，特首林鄭月娥說如果大家有看她的政綱，會知道她對墟市是支持的，她亦曾在天水圍舉辦一個有規模的墟市，這便是多個團體要求我們在此為墟市發聲的一個原因。

今天很多成功的墟市，例如通菜街、廟街和赤柱，又或是已經不存在但很多香港人仍然記得的大笪地墟市，均清晰地將香港市民的精神面貌呈現出来。

我們要求政府制訂墟市政策，政府零回應；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或設立墟市專員，政府亦完全沒有交代。大家看一看今天在席的官員，只有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局長陳肇始不見人影，其他相關政策局的局長及財政司等跟墟市發展息息相關的主要官員全部缺席。造成這個局面，政府的高層官員，特別是"林鄭"難辭其咎。在漫長的討論過程中，小組委員會和出席的團體均曾表示，政府一定要制訂一個墟市政策。現在的做法，美其名是由下而上，實質上是政府撒手不管，因為團體要辦一個墟市，需要過五關、斬六將，自行跟各部門逐一商討。如果要在屋邨舉行，要通過房屋署，又要通過其他如消防處、食物環境衞生署，如果涉及政府官地，要找地政處，如果會影響用地規劃，更要通過規劃署。如果要求明火煮食，要得到消防處和機電工程署的批准。

墟市不僅是為一區居民服務，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出名的墟市，台灣各個城市都有成功的墟市，英國、荷蘭和其他很多著名的歐洲城市，墟市是遊客必到之處。但我們的政府軟弱、無能、短視，毫無任何遠見，從沒有認真看待墟市政策。

唯一的回應，是施政報告提議在啟德新發展區舉辦墟市，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個謊話，那裏人不到、車不到，那幅地是要賣的。

我要求出席的官員一定要回應，也希望所有議員能夠參與討論，為墟市政策找出方向。

官員的回應真的很簡單。事實上，在立法會舉行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令人感到非常困擾和困惑，因為來來去去，從頭到尾，說來說去也是數個要點，但政府卻一直帶我們遊花園。

墟市政策不應令人感到困惑，而政府亦不應浸淫在一套官僚怠惰中。

主席，最近聽到徐副局長的回應，我真的很懷疑我與副局長是否活在一個平衡的時空。副局長那邊的世界很精彩，而我與民間團體這邊的世界卻真的很無奈。關於今天的議案，我想小組委員會主席郭家麒議員不會介意我在開始發言時先感謝前議員劉小麗。在2016年12月6日至2017年7月14日期間，劉小麗主持了10次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她一直爭取落實墟市政策，在這10次會議期間，她成功地促使地政總署交出155頁有關"綠化或其他社區用途的空置土地"的資料，發現情況並非像政府過去經常掛在口邊般"無地可用"，而是"有地沒有人用"。當中有部分土地適合供民間團體申辦墟市，這也揭穿了政府多年來推搪說在屋邨申辦墟市屬違反地契的謊言，最終迫使房屋署公開"公共屋邨墟市申請表及申請流程指引"，以及迫使香港房屋委員會公開"慈善團體/機構在屋邨內進行臨時墟市活動申請書"，容許團體在屋邨範圍內申辦墟市。然而，現時政府仍然未有具體的墟市政策。

即使陳教授在今屆政府擔任局長，也仍然只是派出副局長徐德義醫生出席會議，我對此表示遺憾及失望，因為我看到局方對於落實及改善墟市政策的態度。現時墟市政策仍然是由不同部門共同處理。

然而，兩個屋邨均屬房屋署用地，而墟市也具康樂性質，因此又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管轄範圍，而領展亦同時管有該等用地的部分範圍。正如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所述，現時政府發展墟市的模式是由下而上。談到這方面，我覺得政府在這項政策上的所謂"由下而上"真是比粗言穢語更難聽，因為此"由下而上"不同於彼"由下而上"。政府在墟市政策上的所謂"由下而上"，說穿了就是把"球"交給民間團體，同時把民間團體像球一樣踢來踢去，令民間團體花大量時間在申辦程序及手續上。民間團體須向區議會遞交申請書，又要向房屋署、地政總署、康文署等申請使用屬意的閒置土地作墟市用途。即使有關區議會在2016年支持申請墟市用地，但康文署又以足球場使用率高為由，拒絕使用其中一幅球場用地的申請。即使民間團體向康文署表明不會長時間佔用該幅足球場用地，康文署仍然不願意批出用地。此外，房屋署的用地受領展業權所影響，亦不批出用地，最終只有地政總署批出一條單車徑當中的部分用地用作營辦墟市用途。民間團體足足用了1年時間，才可以在該幅用地上營辦為期16個星期六的墟市，累贅的程序拖延了給予居民選擇。事實上，民間團體、議員及我過往曾多次在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要求政府簡化申辦墟市程序，以及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以統一墟市政策的執行及處理申請的程序。

她在參選時信誓旦旦，當選後卻逃之夭夭，在整份施政報告當中全無提出任何具體的墟市政策。在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及今次的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中，提及"起動九龍東"的周末市集項目，這仍然是"離地"的墟市措施。在今年2月，劉小麗、民間團體及姚松炎教授分析了全港過去10個曾舉辦墟市的試點，以及政府計劃在前啟德機場跑道末端舉辦的墟市，並按墟市的環境、可達性及鄰近住宅單位的密度評分。過往的一些墟市項目，例如牛頭角下邨的露天劇場、黃大仙的露天劇場、深水埗九江街等，也因為鄰近商戶及住宅，人流較多，而墟市檔主亦方便購買物資而被選擇。

主席，在立法會內，議員對很多議題持不同意見，但談到墟市和小販，難得各黨派有共識。即使在細節上大家持不同見解，但最少一致認為政府應該多推動及支持墟市的發展。談到墟市，香港工會聯合會也有不少經驗。在2002年年底，工聯會與其他團體在黃大仙祠旁合辦了一個名為"騰龍墟"的墟市，目的是推動本土經濟，以及為面對失業困境的市民提供創業和就業的機會，逆境自強。"騰龍墟"可算辦得十分成功，除了錄得甚高的入場人次外，最重要是幫助了不少小市民踏上創業之路，擺脫失業，是民間與政府合作而有好結果的難得經驗。可惜，之後卻無以為繼，亦未看到政府有大力推動。其實，墟市的功能已獲一致公認，不少城市都有很成功的市集文化，既有經濟效益，亦帶動社區更新發展，例如台灣的夜市和倫敦的市集，都是不少當地人和旅客經常去的地方。

此外，市集的顧客在市集內每消費1英鎊，同時亦會在市中心其他商鋪消費平均1.75英鎊，顯示市集其實可以帶動周邊的經濟，檔販和附近的商戶也可以雙雙受惠。在倫敦，地區政府在《倫敦規劃》中訂明市集的發展方向，並設有各項資助計劃以提供支援。如果想辦臨時市集，手續比我們簡單，只需填表向有關機構申請，而不需要提交詳細的墟市計劃書。反觀我們的政府經常說對墟市持開放態度，又說應該由下而上，只要區議會有共識，當局就會配合。我們也十分同意應該由民間做起，由下而上，但不代表政府要等到有共識才起動。正如澳洲悉尼也是奉行由下而上的模式，但他們有一套《市集政策》，有清晰的政策框架規範審批新市集的申請，還有一套《市集指引》，讓申請者有步驟可循。我們的政府又可否在這方面多下些工夫呢？申請指引及預備清單其實都是很基本的工作，如果政府真的有心推動，為何不由這些基本工作做起呢？即使奉行由下而上的模式，政府也有其角色，例如從中做一些協調或梳理的工作，協助各方達成共識。此外，政府還有兩方面的工夫可以主動去做：一是提供條件，二是政策支援。提供條件就是為販商提供土地和空間，香港有不少土地空間可以加以善用，例如天橋底。我們早前在觀塘海濱的天橋底舉辦過一次墟市，反應也不俗；而政策支援就是制訂清晰的墟市政策，在行政上加以配合，例如重發小販牌照，甚至設立新的墟市牌照，並統一申請程序、成立辦事處負責統籌等，都有助推動墟市發展。工聯會一直十分支持發展墟市，因為我們相信這樣可以推動多元經濟、多元就業。香港的產業被指單一化，我們需要多元經濟去創造不同的工種，令不同條件的人都有就業機會，甚至創業機會。近一年，形形色色的市集如雨後春筍，十分旺場，證明民間確實很需要這些活動，只是政府沒有政策和土地去扶持。其實香港有很多公共空間，政府可以加以利用，這方面看來是發展局的工作。但說到底，其實我們也說過很多次，小販政策是一項跨政策局的工作，牽涉食物及衞生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展局等。要令局與局之間順利合作，確實需要有高層次的人來統領。

主席，首先，我感謝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過去1年的工作，在不同政策範疇探討墟市在社會擔當的角色、未來發展方向和一些具體建議。墟市對不少香港人來說是他們的集體回憶，也是充滿濃厚人情味的地方，例如以往的大笪地和盂蘭節墟市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制訂合時宜的墟市政策不但能夠提高經濟效益，而且增進社區關係。可是，隨着社會的發展需要，消費者的需求及消費模式的改變，墟市的存在價值已出現了變化，有利亦有弊，我們要客觀作出分析。在"利"方面，墟市可為低收入家庭及創業者帶來機遇。近10年來，由於政府土地規劃失誤，新增商鋪不多，導致租金高昂，創業者可以發揮的空間越來越少。墟市可以為創業者提供低成本的環境，使經營特色小食或手工藝品的商販能夠得到更多的發揮空間。從消費者角度來看，他們當然歡迎不同形式的低廉購物和消費選擇。在假日和節慶，設立一些臨時墟市也可以為市民提供更多好去處。

台灣財政部公布全台灣25個夜市去年全年的營業額高達50億港元，可見完善的墟市規劃具備推動經濟的潛力。雖然墟市有利經濟及創業，但我們不能忽視墟市可能帶來的弊端。

以旺角行人專用區為例，政府的政策原意是要改善行人通道，疏導人流，結果卻引來大批表演者。

在管理方面，一些臨時墟市，例如深水埗的桂林夜市和天水圍的天光墟，都深受地區居民歡迎。但是，每逢大節和假日，這些地區墟市均會吸引不少無牌熟食攤販進駐，造成混亂，甚至發生不同程度的衝突。此外，如果管理不到位和消防設施不足，也會造成隱患。大家應該還記得7年前花園街排檔發生的火災，不但牽連附近民居，而且造成9人死亡、30人受傷的慘劇，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故此，我贊同小組委員會的建議。首先，政府有責任對新設立的墟市訂立一套清晰的指引，在指定位置規定攤位的整體數目、營業時間和承租的權責，並且根據情況變化，不時檢討墟市申請資源指南，適時簡化申請程序和審批準則，包括報告提出的一站式審批程序等，讓有興趣的參與者較易掌握發牌要求。其次，政府應根據地區和創業者的實際情況，物色合適場地，提供配套設施，例如駐場的水電供應、廢物及污水處理設施等，令墟市的營運能夠健康持續地發展。主席，政府除了應適度發展墟市外，亦應為一些傳統、有歷史價值和知名度高的夜市做好規劃及保護。

政府除了應盡力保持其特色外，亦應不時檢討和研究為這類傳統景點添加配套設施，尤其是消防安全設施，以及增添旅遊體驗的導賞設施。在宣傳方面，各區區議會和香港旅遊發展局可因應墟市的運作時間，策劃一些穿梭傳統夜市及具特色的墟市行程，從而產生協同效應，豐富旅客對美食和文化的體驗，相關部門也可透過網站或社交媒體，為一些成熟和有規模的夜市發布最新信息。我相信通過建立一套規範的墟市管理模式，才能孕育出更多安全而且具特色的墟市，為創業者提供更多出路，為遊客提供更多選擇。

及後，大家對墟市議題的討論焦點集中於如何配合旅遊業，打造有特色的露天市集，以及在偏遠地區為基層市民辦天光墟等。時至今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研究增設墟市，作為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其中一個措施，更希望可以作為平台讓青年人在周末售賣自製手工藝品。因此，墟市與本地區內經濟的發展變得息息相關。當然，這樣的演變，與領展壟斷、連鎖店及超市持續擴張、市場走向單一化有莫大的關係。無可否認，政府的官僚作風，只按本子辦事，確實令本港的商販政策未能因時制宜，及時回應社會的需要。因此，自由黨認同當局制訂切合社會需要的墟市政策。不過，大家先要明白，墟市政策影響很多持份者，包括墟市選址附近的居民及商戶。因此，當局要小心處理，確保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得到平衡。要確保墟市不擾民，就一定要做好衞生管理、人流管制、交通配套及消防安全等工作。但是，要達到這些範疇的標準，當局又不改變既有做法的話，恐怕只能選在人流稀疏的地點舉辦墟市或市集，這便會令墟市失去原有的意義。因此，我經常說，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及使用新科技，為臨時攤檔引入美觀、安全、衞生、環保及實用的元素，確保有效控制油煙及氣味等。只要不擾民，反對的聲音便會大減。這樣的話，莫說假日墟市，即使把現時長期空置的攤檔和"大牌檔"翻新及重新競投，相信也會得到區議會的支持。與此同時，當局必須確保墟市不會與既有商戶構成惡性競爭。首先，大家要知道，礙於入貨數量、運輸及貨倉等問題，墟市貨品的售價未必可以較連鎖店便宜。因此，要成功經營墟市，不是"鬥平"，反而應該講求特色和商業組合規劃，即是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這樣便可以提高墟市的吸引力，達到協同效應，令墟市可以與既有商戶作良性競爭。要做到以上兩點，我們不可以單靠食物環境衞生署只從規管的角度處理商販的問題，而是需要引入良好的規劃和配套，以及借助民政事務總署統籌及協調的功能，配合有效的宣傳推廣。這才是治本的方法。主席，自由黨對於"一區多市"有所保留。我們反對"為搞而搞"，硬性規定每區均要有不同的墟市，而忽略了墟市應環境需要集結而成的特性。政府官員根本不懂做生意，他們找的地方，一般都不適合做墟市。

香港地小人多，一面倒力推墟市，可能帶來反效果。我們仍應好好利用土地，在適合的地點加建商業零售設施和街市，給中小企更多機會向上流發展。因此，自由黨比較支持假日墟市，因為比較容易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也配合市民喜歡在假日逛墟市的習慣。假日墟市亦可以為很多售賣自家製貨品的市民，或者初入行的販商帶來小試牛刀的機會，是最能達致多贏的模式。至於是否在墟市容許明火烹調，自由黨認為，原則上攤檔必須符合牌照規定和消防安全。其實，現時熟食攤檔只要符合風險評估及有關牌照規定，便可使用可攜式卡式石油氣爐。當然，自由黨認同當局應該盡量簡化墟市檔位的牌照申請程序。不過，這不等於可以完全放寬，把食物衞生及消防安全置之不理。

受這套官僚思維驅使，政府各部門相繼建立框架或規定，凡事也要向各部門申請。小組委員會委員滿以為發展墟市很簡單，只須與政府商討便可，結果在過程中卻經歷了經營墟市申請者所講述的漫長痛苦和困難：我們向部門提出問題，對方總是如"擠牙膏"般慢慢回覆。

正因如此，今天到本會答辯的官員既非政務司司長，也非民政事務局局長，而是食物及衞生局的代表，更非陳肇始局長本人，而是由副局長頂替，我覺得這某程度也反映了政府推動墟市的態度。"管理先行，秩序至上"，致令香港墟市發展舉步維艱。

小組委員會1年前曾通過議案，要求當局訂立清晰、劃一和簡單的地區諮詢及申請流程。政府此舉雖然進步了，告知市民有多少重關卡，無須自行尋找這方面的資料，卻非一條大路通羅馬，讓申請者只須填寫一份申請表便解決所有問題。其實，政府現時多個部門都提供一站式申請程序，我不明白為何墟市相關申請卻做不到。

我覺得政府部門現行的做法非常官僚，其中之一是房屋署，其轄下的78個公共屋邨其實可提供很多空間發展墟市。

我十分關心墟市政策，所以在加入立法會後，在小組委員會完成工作後，我也曾閱覽整份報告，對於小組委員會的很多建議我也是支持的。記得特首在參選政綱中，也曾表明會"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包括研究在各區增設特色墟市"。其實，香港在發展墟市方面仍然是有很大空間的。主席，過去3年，我在社區內也有協辦、參與和籌辦墟市的經驗。很多朋友也知道，我曾經在農曆新年時，於深水埗參與舉辦一個農曆新年墟市，當時亦有很多人參與。現時，深水埗每年也會於農曆新年舉辦兩個美食墟市，一個在楓樹街，另一個則在通州街，每年也有很多不同團體申請，漸漸下來，每年也會有超過1萬人次參與，吸引很多人流，而且兩者互不排斥。除了協辦楓樹街美食節外，我們亦得到區議會支持舉辦其他墟市。

說回楓樹街新春墟市的經驗，其實我們也希望每年會有一些改進，例如今年便增加了美食車元素，也邀請一些百年老字號的店鋪加入墟市，以及加入青年創業元素，並在今年引入有限度的明火煮食。所以，墟市的空間其實是可以無限大的，我們亦期望今年的墟市會繼續擴大，或在九龍西其他地區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墟市。

過往的政策，便是由團體自行物色合適地點，並在得到社區和區議會的支持下，局方會同時幫忙拆牆鬆綁。根據我過往的經驗，不論是與食物環境衞生署、消防處、民政事務總署或警方進行協調工作，甚至在申請牌照方面，食物及衞生局其實也有提供部分支援，亦有良好的參與。深水埗部分墟市亦得到政府資助，並透過區議會支援，進行一些與墟市有關的工作。

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就墟市發展一套全面政策，並為墟市籌辦者制訂支援措施，對此我是十分贊同的。其實，不論是由下而上，或是由上而下也好，兩者也是可以並行，可以不斷發揮的。主席，香港一直也存在不同市集，很多均以open market為形式和定義，不論是旺角女人街、佐敦廟街、榕樹頭及深水埗很多的排檔等，其實這些也屬於市集。很多時候，當我們提到台灣有很多市集引申成為旅遊觀光點時，我個人認為大家不要忘記——也不要妄自菲薄——我們的特色街道和特色墟市，其實也是做得很成功的。無論女人街也好、廟街也好、榕樹頭也好，它們也富有香港特色，亦在推動本土經濟上擔當一定角色。至於定期或短期墟市，例如每逢假日及星期六日才舉行的墟市，香港其實也累積了不少民間經驗。

當局應該制訂一套政策和指引，同時要讓區議會及地區人士有所參與。

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現時香港的申請者須自行提交計劃書，究竟應寫多一些還是寫少一些資料或如何擬備等，對很多基層或NGO而言是未必懂得怎樣做的。所以，如果你問我，我認為應該制訂一套舉辦墟市的標準化程序指引，讓不同申請者也可以較容易地提出申請，各部門最好也提供一條龍的申請臨時牌照服務，包括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房屋署、食環署和消防處申請等，因為很多有心人其實也是未必認識相關程序的。特首在去年公布會於舊機場跑道末端挑選一個位置作為非牟利機構的周末市集。這種倒過來由上而下的形式，我覺得是有很大發展空間的，亦希望它可以成為假日市場的典範。暑假將至，其實很多空置校舍和土地是否也可用作夏日墟市？當中其實是有很大空間的。主席，要成功辦好一個墟市，必須得到地區和區議會的支持，這一點十分重要。

我個人期望墟市政策可以繼續積極推動，政府也要更多聆聽市民和民間的聲音。

我們當然支持這份報告，我亦是這個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亦特別感謝前議員劉小麗之前一直領導這個小組委員會，我認為她的投入及對於推動墟市的熱誠，能帶動整個討論，促使香港日後制訂墟市政策，讓墟市能繼續在香港推行，並幫助很多基層市民，在這方面實在有正面的貢獻。應該沒有太多人會反對墟市的存在，因為墟市根本是有機及出於自然的一種經濟及社會活動。

既然我們賦予墟市正面的意義，政府實應設定一些措施、政策和看法，將墟市定位，並提供支援，包括在經濟、政策及措施上的支援。但我們的現行墟市政策基本上只有4個字，就是"由下而上"，而這也是由小組委員會迫出來的，以前根本沒有墟市政策，後來有了這項政策後，前任局長高永文提出推行由下而上的政策。但是，我擔心由下而上、態度開放的政策，即代表"由得你死"，意思是市民如欲設立墟市，可自行尋找地方。

我們也不知道，是需要一個區議員支持還是所有區議員的支持？是否要有動議或決策？

這就是推動墟市嗎？為何設立一個墟市，要過五關、斬六將？

剛才尹兆堅議員也提到，政府提及甚麼社會資本，即抄襲別人的社會學概念，而墟市正可營造社區的社會資本，但政府卻不幫忙，讓市民自生自滅。

從這份報告可見，政府當局是以4個字來涵蓋整項政策的方向，也就是"由下而上"。

這根本並不符合墟市政策的邏輯。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也說過，墟市政策的本質是甚麼？如果我們說是要將它變成一個小販認可區，大家自然要考慮很多不同的問題。但是，當看完整份報告後，大家都會知道當中並不是說這個概念，而是說在適當的時空內為有興趣成為小商販的朋友提供空間。無論是台灣或外國的經驗，所說的都是在特定時空內提供空間，讓任何有興趣從事商販或一些小買賣的朋友進入場地經營。因此，場地管理本身便是來自場地提供者，並非只是找一間機構來管理。我想對局長說，找機構管理這概念正正反映官僚的思維，因為政府不敢負責。所以，我要對他說，剛才有同事說香港工會聯合會把騰龍墟辦得很成功，但他是否知道它後來找了遊樂場協會營運騰龍墟呢？

"墟期"這做法便可以找到空間來取得平衡，因為在這段時間內，進行康樂活動的朋友基本上會較少，場地使用率也較低，如果把這段時間劃為"墟期"，便可以有效善用場地資源。當局又擔心，如果商販售賣熟食，會涉及很複雜的牌照申請程序。

因此，特區政府或在文件上花了很多心力的食物及衞生局有否認真想過，究竟小販、墟市、墟期實質上的形態是甚麼一回事？我的觀察是，政府所期望的，正如張超雄議員所說，便是由一個有效的經營者去管理一個由政府提供的場地。

主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由下而上這政策，如果不是採用臨時或短期的概念來做，便必然會碰到各種矛盾，包括與同區類似店鋪出現競爭的問題。

墟市和小販行業在香港歷史悠久，小販攤檔大多數在交通便捷的位置，是市民購買廉價生活用品的好去處。社會普遍認為小販行業富有傳統特色，更是不少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一項集體回憶。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政府對由下而上的具體墟市建議持開放態度。

局方經常強調要用地區主導模式，只要墟市建議不違反"三不"：不影響公共秩序和安全；不影響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不阻礙公眾通道，便會讓有關團體物色場地，然後透過社區或區議會的支持，開展其他手續。但坦白說，由找場地到得到支持，到與政府部門聯繫，我們發現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即使非常困難，過往在數個區議會的配合下，亦曾舉辦了不同類型的墟市，例如深水埗的農曆新年墟市、葵青的"趁墟.趁天台墟"、西區的"趁墟.趁大小細路'反'斗墟"、觀塘的"懷舊x活力社區經濟嘉年華"、黃大仙的"趁墟.趁熱鬧玩樂墟"等。

我知道政府不是沒有指引，政府在2015年2月已制訂一套原則，作為小販墟市政策進一步發展的指引。但是，指引歸指引，最終只令申請團體透不過氣來，無法認真處理難以接觸不同部門的問題，結果怎樣呢？

但是，實際上，他們無法做得到。他們面對的困難往往在於如何與政府部門溝通，不論申請牌照、取得地區支持或剛才說的"由下而上"，其實都是困難重重，處處碰壁。

主席，墟市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逐漸成為本地的特色，我認為需要保留，但同時應該要有規管。不過，民建聯強調，無論制訂全港或長遠的墟市政策，也必定要與不同持份者溝通。我們促請政府要以地區主導的方式，在區議會支持下發展墟市和墟市活動，並推出更多扶助小販行業發展的政策，例如按各區的特點設計小販或特色墟市，以吸引更多遊客和市民購物。

申請程序繁複，協調困難是現時面對的最大問題，所以，我希望政府當局要體察此事，拆牆鬆綁，使申辦墟市更便利，令承辦人有決心繼續為我們提供墟市服務。

便是政府有否決心進一步完善現時的墟市政策指引，讓整個安排能夠"貼地"，讓申請團體和有心人可做得更好。另外，政府是否可重新考慮簽發大牌檔牌照？政府可以借鑒台北、曼谷或新加坡經營熟食街檔、市場或夜市等成功經驗，積極推廣本地美食，讓墟市文化在香港繼續傳承下去。主席，我期望政府官員能夠聽到我們的意見，並在稍後給予積極的回應。

作為香港最大的地主，政府不但控制街道的業權，而且控制全港所有公共屋邨和公園。

政府的責任就是發揮再分配的功能。

墟市政策其實是政府運用土地資源重新分配利益的制度，必定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

在前議員劉小麗及郭家麒議員的帶領下，這個小組委員會在過去兩年有很多有意義的討論。

這些事情給我一種深刻的體驗，就是政府沒有心、沒有誠意推動墟市政策，當局仍停留在官僚主義。

因為我們說的墟市，既是經濟，亦是文化。

此外，我們亦要求政府設立一個可供團體、公民社會廣泛參與的墟市諮詢委員會，提出試驗計劃，讓不同團體推動墟市，政府真正落實政策，讓市民看得見。最後，我們希望墟市達致恆常化，可以"一區多市"，讓市民、社會大眾真正感受到墟市的政策。

此外，以旺角行人專用區為例，該處某程度上也屬於墟市，有人唱歌、擺賣。

就是"無皇管"，人人也使用擴音器唱歌，騷擾到樓上的居民，整條街的人也像在鬥大聲，行人經過也要掩着耳朵。

又以深水埗為例，新年時曾有一些非正式的墟市，每逢過年也會舉辦兩三天的，還有明火煮食的攤檔。後來為何又出現問題呢？

總結而言，我們認為發展墟市可以促進本地經濟，協助旅遊業多元發展，也可以協助基層市民維持生計。因此，我認為政府應正式確立在周末、周日或假期，在不會影響本地居民和附近店主的地點，例如公園或海濱等設立墟市，並應考慮設立一個專門辦事處，處理墟市的申請手續。同時，政府應推出一些試驗計劃，正式確立在部分指定地點設立墟市，逐步推展至全港18區，以至各區均可覓得既有電力和水供應，又不會影響市民的適當地點發展墟市，推廣......

主席，今天就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進行的議案辯論，我覺得相當有意義，可以讓我們審視一下政府的現行墟市政策究竟存在甚麼問題。當然，我不否定現時墟市在香港有重要的影響力，不過，如果讓我來評論，我會指出，政府有份參與的墟市未算成功的例子多的是，包括自2012年營運至今的天秀墟，雖然仍然在運作中，但大家看到該處並非人山人海，周末及周日只有約1,000多人前往。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從沒營商經驗的人也加入墟市經營生意，於是該處變相是一個"福利性"的墟市。

那是自然形成的，在路旁開設了很多攤檔，售賣一些特色產品，很多遊客前往購買。後期發展了越來越多私營墟市，包括位於西鐵錦上路的墟市，這是最歷史悠久的，由西鐵通車營運至今，逢周六日營業，人流相當不錯。為何私營墟市營運至今也歷久不衰？

另一做法是把租金加幅計入售價，把售價調升，將加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不單領展是這樣，其他商場同樣如此。在資本主義發揮的影響下，很多時候商場不斷加租，同時讓連鎖商戶擁有全部商鋪，令小市民、小商戶，特別是小數族裔沒有機會發揮其所長或銷售他們製造的物品，我認為這種做法真的很不恰當。

雖然墟市未必可以真正打破資本主資的大框架，但不失為小市民的出路。然而，很可惜，政府名義上十分關注墟市的發展，但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經過1年時間的討論，我們在過程中看到政府對此真的並不關心，他們只是交功課，稍為向社會作出回應便算，既無心又無力推行有關墟市的工作。

還是當區區議員的支持？

所以，政府現時的指引很多地方並不清晰，同時手續又繁複，有些團體表示已申請了1年多，至今仍未有結果。

主席，今天我們討論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大家也可以留意日本。其實在日本，很多大寺廟附近的一些空地、廣場均會舉辦墟市，可能未必是逢初一、十五，而是在特定的日子，便會有商販擺賣文化藝術品、宗教物品或二手物品。

我們一直談外國的成功例子，其實香港是否沒有呢？香港不是沒有成功的墟市。在香港，我覺得最成功的墟市就是年宵市場。其中做得最出色的，當然是維園年宵市場。不過，我們今天回想，當年年宵市場是如何由下而上辦成的呢？

所以，正如有些議員今天提出，"由下而上"變成政府卸責的藉口。其實，我也想為食物及衞生局說幾句公道話。

為何由食衞局負責呢？因為小販的規管及發牌都由食衞局負責。我覺得墟市政策不能夠單由食衞局負責。

我經常說，由食衞局主導，食物環境衞生署規管，就只是規管，以保障環境及食物安全，並無發展的概念。其實，要真正討論墟市政策，則要跨局及跨部門進行。

因此，這些政策能否推展視乎主政的人是否真的"落水"、"落手落腳"幫忙。

然而，該份文件同時提出另一些原則，與今天或部分同事的理解不同："推廣文化和傳統不應成為無視市場力量的藉口。小販仍有重要責任找出可持續發展相關小販業務的經營模式及市場定位"；"不應把小販行業定性為一種提供予弱勢社群的社會福利服務，或協助扶貧的方法。

但是客觀上，無論小販政策或墟市政策，若能夠好好發展，的確是有如此作用。因為經營攤檔的門檻低，比較靈活，對於一些不能夠長時間做固定工作的人，實在有幫助。通常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當區不同持份者，我們認為由下而上的模式相當可取"。當時已經出現了"由下而上"這4個字。不過，我希望局方在未來再構思墟市政策時，不要堅持"由下而上"。一些政策有時由下而上產生，即在醞釀時可能由下而上。

當年有市政局時——即我們常提及的過往好日子——年宵市場由市政局負責，做法可能更靈活而已。我經常說"墟市政策"，單說太多"政策"也無謂，應該要實幹。墟市辦得到、辦得成功，自然便可以在不同的社區複製。有了成功的例子，政府便敢於推行一些發展的方向。經常說要先制訂一項很"好看"的政策，然後政府才跟着來做，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郭家麒議員，你還有1分16秒答辯。

不過，正如很多議員所說，他們不會放過政府。